事實證明，當香港遇到重大困難的時候，出手相救的永遠都是祖國。在"黑暴"令香港動盪不安兼受疫情夾擊的艱難時期，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引入《香港國安法》，對"黑暴"起了震懾作用，之後香港逐步轉危為安。今年，中央再度出手，全國人大通過完善特區選舉制度，讓特區可以重回正軌。我們今天審議的《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條例草案》，便是要堵塞選舉制度的缺陷和漏洞，防止"攬炒派"繼續利用議會平台和議員身份顛覆政權、損害國家安全。事實上，回歸以來，反對派議員持續阻撓政府施政，早已令到政府舉步維艱。反對派近年變得越來越激進，部分人甚至鼓吹"港獨"、勾結外國勢力，企圖衝擊香港管治。政府一直陷於這個政治漩渦中，根本沒有時間處理重大民生及競爭力下滑的問題，以至深層次矛盾。市民的生活日益困苦，難免出現不滿情緒。反對派更加煽風點火，將所有問題歸咎政府、追擊政府，並且鼓吹社會"攬炒"，企圖奪取立法會的主導權，要脅行政長官下台。如果讓他們得逞，香港將會跌入無休止動盪的深淵，社會將會永無寧日。所以，中央完善選舉制度、訂立"愛國者治港"原則，以杜絕反中亂港分子，制止他們"攬炒"香港，是絕對有必要的。今次完善選舉制度的重點，各位同事已經有詳細解說，我不再複述。選舉制度完善後，從香港整體大局來看，有很多好處都是顯而易見的。首先，能夠確保反中亂港者及勾結外國勢力者不得參與選舉。雖然《基本法》已訂明，立法會議員必須宣誓擁護《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而要求公職人員效忠亦是國際慣例，但回歸以來，很多反對派宣誓似是"當食生菜"，他們進入立法會後做出很多反中亂港的行為，甚至勾結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事實上，這是今天香港禍亂的根源，所以為了香港長治久安，必須作出根治。早前，立法會已經修訂有關公職人員宣誓的法例，要求議員遵守擁護及效忠的承諾；今天完善選舉制度，亦是制止反中亂港者繼續利用立法會的平台禍害香港。另一個好處是可以落實行政主導，改善香港的管治能力。回歸以來，反對派一直以攻擊政府獲取政治本錢，官員往往被攻擊得體無完膚，政府變成"熱廚房"。久而久之，政府變得被動、短視、不敢作為，過去高效率的政府已不再復見，香港很多深層次矛盾一直未能解決。選舉制度完善後，香港不需要再浪費時間於政治鬥爭，社會精力亦不需要再浪費於爭辯、抹黑和"起底"等無建設的事情上，政府可以集中精力來解決社會的種種問題。我亦誠懇地告誡官員必須勇於承擔，願意跳出舊有框架和思維，用新方法解決問題，放膽去做。相信很多議員都期望政府在收集各方人士的寶貴意見後，將之轉化為利港惠民的措施，並努力提升管治能力，重建政府高效能的聲譽，令香港市民能夠安居樂業。我相信這就是市民最大的願望。

主席，我今天的發言是支持《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條例草案》，我亦會支持政府稍後提出的369項修正案。民建聯全力支持《條例草案》，希望可以盡快及時通過，以讓政府可籌辦未來3場重要的選舉，包括選舉委員會、立法會及明年3月的特首選舉。《條例草案》總體目的有兩個，一是要撥亂反正，確保香港政治體制全面由"愛國者治港"，有能力的人才加入，不容反中亂港者治港。二是藉完善制度，讓今後香港的政治生態能夠健康發展，"一國兩制"能夠行穩致遠，香港各方面發展可以重新出發，不要再走歪路，亦不應該持續被一些極端勢力拖後腿。主席，由2014年違法佔中開始，至兩年前的修例風波，社會動盪越演越烈，大家都受夠了。我最近經常在電視看到政府發出的宣傳片，重溫當時立法會怎樣被"攬炒派"在議事堂不斷"拉布"，拖延會議的正常運作。由立法會宣誓展示"港獨"標語，到後來議事堂出現肢體碰撞、議員被"攬炒派"阻撓進入會議廳開會、潑臭水、立法會議事廳遭到蹂躪，接着"黑暴"延展至社區。立法會已經不再是一個理性議事論政的地方，"攬炒派"利用立法會作為反中、撐"黑暴"的平台，其後更明目張膽舉辦"35+"，要奪取立法會過半數議席，即主導權，甚至揚言要脅迫特首和政府，圖謀癱瘓政府的運作。這是置民生、經濟及市民利益於不顧，是危害特區憲制秩序之舉。禮崩樂壞至此，是因為我們的選舉制度有漏洞，令反中亂港者可以進身政治體制。中央出手決定立法會延任至少一年，加上作出完善選舉制度的決定，奠定了非常重要的一步，否則香港只會無止境繼續糾纏於一個又一個10年的政治爭拗漩渦中。大家也記得，連2015年特首普選方案也遭立法會反對派否決。所以，反對派說要追求普選，究竟真的是要追求民主，還是內心只是追求奪權？

我們怎能容許這些別有用心的人繼續鼓吹"港獨"自決，進入自己的政治體制，攪亂香港，危害國家安全及主權呢？誰又會容忍這些有公權力的人影響及荼毒我們的年輕一代，甚至做出一些違法行為而斷送前程呢？我們現時看到很多年輕人被捕、被判刑，推崇甚麼違法達義，大家可能也會覺得很痛心。香港真的要改變。主席，全國人大會議在今年3月為香港的長遠利益，作出了完善特區選舉制度的決定，是及時雨，亦是有承擔。

有人形容今次修改選舉制度是大手術，我是認同的。如果一個大手術可以換來愛國者為主體人才治港，清除反中亂港的人，讓他們出局，令香港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步向健康的民主，我相信大家也樂見。談到這次《條例草案》的內容，我看到有數個重要部分，包括重新建構選委會、擴大選委會規模及職能、訂定特首的產生辦法及更新立法會的組成，由於內容較為廣泛，我只會集中說說數項修訂內容及其好處。第一，重新建構選委會。在新的選舉制度下，選委會職能包括提名及選出特首、提名立法會議員，並選出較大比例，即40位立法會議員。選委人數增至1,500人，四大界別增至五大界別。原則上取消個人票，採用團體票，並加入一些新元素，加入一些與內地有緊密聯繫的香港團體、跨境合作專業團體，成為選民。表列團體類別的界別分組，亦加入同鄉社團、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代表等，以至功能界別團體選民，都加入與內地聯繫的團體選民。這些新改變正正體現了香港回歸祖國24年的特徵，也體現了香港與國家利益的整體性。不過，在法案委員會審議期間，大家都留意到有一些關注，即有些上屆是選委團體選民，今次不再是選民。另外，在新加入如同鄉社團團體選民方面，選委將會由24個列明團體投票選出。團體以縣級或以上的同鄉社團為主，例如香港廣東社團總會，但歷史悠久的香港潮屬社團總會，則不在團體名單上。香港有130萬潮州人，這部分我知道今次修例最後難以處理。但是，我想說一句，雖然潮屬總會未有納入列明團體上，但屬會一直在香港做很大的建設工作，值得高度肯定。第二，我特別想說，在第四界別，新增了港九分區委員會、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及地區防火委員會代表界別分組議席，以取代區議會界別分組。我本人亦贊同，原因是區議會近年的職能已變得非常政治化，履行原有職能成疑。最重要是有部分區議員公然在開會時發表反對內地、支持"港獨"、"黑暴"的主張，亦在他們的辦事處張貼"港獨"標語。選舉特首是一項重要工作，如果容許非愛國者有份進身選委，可以投票選出特首及提名立法會議員候選人等，這是顛覆政治倫理，不可以接受。第三，有關立法會的組成。主席，政府已公布今年12月19日將會舉行新一屆的立法會選舉。按建議，新一屆立法會增至90席，選委會40席、功能界別30席及地方選區20席。我特別想說，地方選區由35席，減至20席。有"攬炒派"人士說，直選議席減少，加上要取得選委提名，以及增設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未必容易過關，所以斷言新的選舉制度是趕絕他們。其實，坦白說，只要符合"愛國者治港"條件，沒有心懷不軌地抗拒中央、搗亂香港、勾結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和主權，一樣可以參選。立法會一樣容得下不同聲音。另有反對派昨天在這裏表示，如果實施這一套選舉制度，5年後可能不再是"港人治港"。這真的是危言聳聽，實施新選舉制度後，未來將會由愛國的人更好地治理香港。自問沒有這條件的人，的確要認真想清楚去留。主席，隨着這次完善選舉制度的《條例草案》獲得通過，加上一年前實施的《香港國安法》，以及早前立法會已通過有關公職人員宣誓的條例草案，由亂入治，都需要大家一齊繼續努力，包括政府管治團隊，都要作出變革，以迎來這個大時代的轉變。以後議會將進入理性議政的時代，大家將迎來健康的選舉和議會文化，行政立法關係可得到理順。作為公職人員或立法會議員，大家抱負都是一致，致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解決社會深層次矛盾。只要大家齊心一致，同舟共濟，一定可以讓香港再次騰飛。我們相信香港有明天。

我相信《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條例草案》會在立法會順利三讀通過，我聽到很多同事表示支持，事實上，我們亦沒有理由不支持。香港將會進入一個新時代，《條例草案》是在中央主導下打出的一套"組合拳"的一部分，分別是甚麼呢？就是《香港國安法》和今天的完善選舉制度。這套"組合拳"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而我認為這套"組合拳"不僅如此，還包括了剛剛在本會通過的《2021年公職條例草案》，未來還需要包括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和優化區議會的職能。《條例草案》中的修訂，是針對2019年出現的"黑暴"風波，明顯地是以美國為首的外國勢力影響本土，而香港有一群叛亂分子，兩者內外勾結，發動了一場失敗——我強調是失敗——而且永遠不會成功的顏色革命。

在堅持"一國兩制"這個根本的同時，亦堵塞了選舉制度的漏洞，以便香港特區循序漸進地發展正確的民主道路，並在這條道路上走。我一定全力支持通過《條例草案》，也熱烈歡迎《條例草案》所帶來的5個好處。第一，擴闊進入議會的渠道，由目前的兩條腿、兩條路變成3條路，而且是寬達暢道。第二，增加立法會議席，由目前的70席增加至90席，即是等於駕駛時，不僅加闊了前往停車場的道路，還增加了20個車位。第三，設立候選人資格審查制度，正正就是對症下藥，隔走反中亂港分子，令他們無法進入議會。但我要在此強調，守法的反對派依然有其政治空間，正如一般國家的情況，一個國家內會容許反對派存在，但絕對不會有反動、推翻自己國家的人進入建制。所以，在這個概念下，我亦想在此強調，建制派......任何一位議員進入這個議會，也是建制的成員，如果有人認為自己不是建制成員，因為民主不是建制，這是大錯特錯的。第四，擴大後的選舉委員會有1,500名委員，將會選出40位立法會議員。

第五，在修訂法例後，民眾能夠參與香港整體政治發展的程度相當高。我們亦不會有愚忠、不作為的議員，因為被選出後，議員的表現將備受全香港市民監督，他們的眼睛猶如鷹眼，十分銳利，監察我們每一位的一舉手一投足，以及發言的內容。依我所看，未來的香港會越來越好，最終會實現良政善治。此外，關於這套"組合拳"，根據《香港國安法》第七條所訂，"香港特別行政區應當儘早完成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的維護國家安全立法，完善相關法律"，如果我們做好這些餘下的工作，我們的道路便會更寬暢、更平穩。所以，在今次這項立法工作中完善了選舉辦法之後，就第二十三條立法應該是重中之重。

至於區議會的前途問題，我認為值得深思。2019年的區議會選舉充滿舞弊色彩，不少"黑暴"分子進入議會，將民生政治化，以致亂象橫生。

在修例後，香港會脫離政局不穩、內耗不斷的情況，我們是破格求變，未來將會重歸正路，把工作的重心重撥到經濟及民主之上。以新思維、新制度面對未來，香港一定能夠重啟光明的一頁。主席，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先生曾經說過，中國不單是一個民族，更是一個文明。因此，我們現在需要的是民族復興。民族復興不只是為了我們中華民族這麼簡單，因為北京天安門寫着：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我們祖國所做的事，是要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全面的努力。西方多年來看不起我們中國人，說"華人與狗不得進入"，以"東亞病夫"來形容我們，這些說話很難聽，但已經入耳，已經嵌入心中，我們以此作為一種勉勵，化悲憤為力量。所以，新中國雖然一貧如洗，但憑着這種堅毅不屈的民族精神，一次又一次擦亮了我們人類的成績表。我在此強調，是人類的成績表。主席，我們很不容易，祖國能夠在短短數十年間走過其他西方國家走了數百年的路，這全靠我們深明自己本質是誰，了解歷史，認清現在，才會有未來。那些曾經離開香港、曾經為香港而努力——是聲稱為香港努力，但卻破壞了香港，然後遠走他鄉的人，這種態度是不負責任。既然他們有這樣的心為香港，我希望他們也應該要有這樣的心為祖國。

多謝主席。

其實，這個議會內每個人都年輕過，也肯定衝動過，甚至反動過，甚至有點忤逆，因此當母親的才會說十四五歲的孩子難以教導，因為他們有叛逆的心態。這樣，他們很容易用這種方式吸引支持者到他們的暴力陣營，這便是當時的社會環境。因此，那些還能夠留在建設力量陣營擔任議員的，我認為真的要給他們掌聲——我不是說我自己——我很佩服他們，尤其是在直選中出現了這種狀態。

正因他們單靠言語暴力和街頭暴力都不能奪去功能界別的某些議席，所以在議會中維持這個制度，某程度上是有效運作，除建設力量的直選議員之外，功能界別的議員也功不可沒。這一點，陳健波議員是最氣憤的。他也說過，議會內有時候只得六七人開會，當直選議員在外面跟反對派"打"的時候，議會如何有效運作呢？銀行界的議員，保險界的陳健波議員，我是漁農界議員，我便在議會內鎮守，守着這裏，維持理性討論。

因此，當一件事不利於他們的選舉，便會被傳媒抹黑、被妖魔化，被指為不公義等。昨天，陳沛然議員在這裏的發言，充分體現功能界別的重要性。

坦白說，漁農界是值得他參考的。陳沛然議員的論點是，衞生服務界理論上以護士人數佔多，有4萬多選票，醫生、醫學界則有1萬多選票，他首先有一個前設，便是1萬多選票不能勝過4萬多選票，他自己在內部搞分化，對嗎？

問題在於如何協調各方，為社會辦事，這是議員的能力。如果做不到，那是你的問題。第二，即使在地區直選，我敢說一句，陳恒鑌議員居住在元朗，為何荃灣和葵青的地區人民會支持他呢？多了解、多聆聽、多做事，了解自己的工作，為他們做實事，這便是他的成功之本，並非只是說"信有希望"，那只是口號，最終也要看實績。在這件事情上，我希望香港社會，走錯了路，要懂得認錯，要轉回頭，尋根問底，我們如何建立一個成熟而有效的選舉。今次有關選舉條例的修訂，正正就是看着我們以往的錯誤進行修訂。陳恒鑌議員剛才說得很好，我亦深有感觸，便是為何特區政府如此"龜縮"，甚至被稱為"熱廚房"，"林鄭"政府和梁振英政府上台時，也曾說擔心沒有人敢做官。其實，官員是為市民辦事的崗位——局長沒事，他在這個關鍵時刻進來——可是，為何這會是一個"熱廚房"呢？為何立法會議員在這個制度中會與特區政府之間的關係會如此矛盾呢？

所以，"熱廚房"是正常的，我們如何理性討論，改善有關選舉條例，便是要改變這些陋習。

數天前，大家也聽到，那些甚麼美國商會又說對香港投資的指數下降，有意欲離開，有些人也反駁，因為通過了《香港國安法》，所以他們害怕。其實，那些支持恐怖分子活動的，有勾結外國勢力活動的，甚至有煽動政府之間仇恨的活動，他們就要害怕——其實有4點的，但我忘記了其中一點。

我們在議會的時間不是太多，發言時間只有10分鐘。無論我們怎樣說，也無法抵擋某些傳媒，或是那些反對派在十多二十年，甚至是30年間，植根在香港的傳媒、公眾的推廣力量。

主席，對於今天的《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條例草案》，我非常支持，亦非常感謝中央的領導、港澳辦及中聯辦的領導，以及各位同事，在香港面臨大難的情況之下，也沒有離棄我們。大家也知道，在世界的博弈裏，現時國家強大，令某些國家用很多不同的方法或藉口抵制國家。我相信香港就是其中一個棋子，被他們用來牽制我們的國家。過去香港的亂象，我相信不是偶然發生的事。國家為了守衞香港這個地方，有很多領導無理地被外國制裁。但是，一如既往，香港是屬於中國的地方，所以他們也義不容辭站在這裏協助我們。亦要感謝特首林太及她的團隊，由"黑暴"期間至今已接近兩年，我相信他們平時面對的衝擊、人身威脅等也不少。例如，林太的兒子在外國修讀博士課程，據聞也要返回香港；律政司司長為了商務，為協助香港而到外地參加交流，也被人整斷手；保安局局長每次來到立法會，也被反對派人士攻擊，甚至用肢體衝撞；聶德權局長之前推廣一些政府政策，被人擲紙杯。

說來說去，如果不是愛中國的"愛國者治港"，只會帶來災難。過去，我們不是沒有法例，而是有選舉的法例，但這些法例千瘡百孔，有很多漏洞，所以才有機會讓人在過去1年多或一直在想，如何利用漏洞令立法會不能運作。我相信很多香港市民也記得，立法會如何被反對派騎劫，內務委員會用了7個月時間無法選出主席，朱凱廸四處潑臭水，經常要求點算法定人數，我們到樓下的飯堂吃一頓午飯，也要分4次吃，我們所有議程也被他們用不同的方式拖後腿，令法案無法討論。至於外界社會的情況更無需多說，大家看到他們以《逃犯條例》的修訂為藉口，煽動所有年輕人出來，在香港不同地方破壞商店、中資企業、不同政府部門。他們用的很多不同藉口全都是假新聞。

我真的覺得奇怪，他們很多人現時已身在獄中，但不是全部，未坐牢的可否出來解釋一下呢？

其實，特首在多個場合表示《逃犯條例》修訂已經暫緩、壽終正寢，用了很多方法解釋。

我們很清楚見到，他們宣揚"35+"，利用區議會，讓年輕人以為警察做了很多壞事、政府做了很多壞事，然後鼓動他們，希望奪取香港的管治權。所以，《條例草案》是一個堵截他們的方法，讓他們死心，讓他們不會再有機會。主席，其實以前我去一些不同場合，奏唱國歌，聽到國歌歌詞時，我也有一點感受，歌詞提到："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着發出最後的吼聲。

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

我自己開始明白這首歌的意義。尤其是在"黑暴"期間，我們很多議員被人"起底"，外面煙火彌漫，以何君堯議員為例，他父母的家墳被人破壞，他自己差半步去了鬼門關。

主席，來到今天，我相信這對香港的"一國兩制"是新的一頁，因為《條例草案》通過後，只有真正愛國的人士才能加入管治班底，繼續為香港服務。

不過，我又跟他們說，《條例草案》通過後，相信一定會比2019年前的香港更加好，香港可以關顧民生、發展經濟、穩定大局，一定會更加好。

主席，我發言支持《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條例草案》。在這裏先跟大家分享34年前的一段說話，原文是普通話，但我以廣東話說出來："切不要以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來管，中央一點都不管，就萬事大吉了。這是不行的，這種想法不實際。中央確實是不干預特別行政區的具體事務的，也不需要干預。但是，特別行政區是不是也會發生危害國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難道就不會出現嗎？那個時候，北京過問不過問？難道香港就不會出現損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夠設想香港就沒有干擾，沒有破壞力量嗎？我看沒有這種自我安慰的根據。如果中央把甚麼權力都放棄了，就可能會出現一些混亂，損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權力，對香港有利無害。"主席，不用我說，大家也知道這是前國家領導鄧小平先生在1987年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時所說的其中一小段話。很多人也說，鄧伯伯料事如神，30多年前已預計回歸後香港的複雜情況。當然，也不能排除西方殖民的套路，那麼多年也沒有改變，臨走也要培植一些破壞力量。主席，回顧今天的中國，國家和中國共產黨是分不開的，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的確只花了很短的時間，便可重回世界舞台的前列。

"攬炒派"過去經常攻擊政府時，也會用一個理由，便是說回歸以來，特區政府施政欠缺效率，並非不知道問題，但反應很慢，他們形容這是樹懶式管治，所以造成民怨，因此他們不停反對。但是，我想強調每個社會也有其不滿，但民怨歸民怨，為何香港不單有民怨，更造成社會撕裂？民怨與社會撕裂是兩碼子的事。當然，現在總結經驗，便是香港的選舉制度出現了問題和漏洞，比例代表制的安排不單不利於凝聚共識，反而令我們的議會極端化、政治化、碎片化。很多人也說，議會應該是用作解決分歧，但香港的議會竟然倒過來挑起分歧，這樣香港怎會不混亂？大家可以總結過去的經驗，在鎂光燈的效應下，反對派越來越激烈，回歸前也有人表示自己是愛國民主派，但回歸後竟然立即變臉，不單成為反對派，在鎂光燈的效應下，更變成"拉布派"、"攬炒派"，再搞"港獨"，反中反華，讓"港獨"分子透過議會竊取香港的政權，同時花議會的公帑"養肥"一撮反中亂港的力量，縱容這群人吃裏扒外，勾結外國勢力，顛覆國家。"攬炒"、"黑暴"的慘痛經歷，大家也不想再看見。所以，《香港國安法》和完善選舉制度這個"組合拳"，令香港進入一個新里程，從死胡同走出來。翻看今次完善選舉制度的《條例草案》，很大疊、很厚，但簡單來說有數點。第一，是拆除窒礙政制向前發展的一道牆，正如剛才我說，我們進入了死胡同，前面便是一幅牆，如果不跳出來，就只能繼續原地踏步；跳出來，反而還有生機。在今次的調整中，第一，是重構選舉委員會的職權和效能；第二，是透過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修訂《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令香港政制可以繼續向前行。第二，是從預防性的角度，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只有"愛國者治港"、完善選舉制度，防止反中亂港的勢力利用議會拖垮特區的施政和香港的發展，這樣才能令香港的"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對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產生極大作用。第三，是提高廣泛的代表性和聯繫，選委會由1,200人增加至1,500人，增加一個界別，而立法會亦由原來的70席增加至90席，直選選區由5個增加至10個，希望未來議員能夠更接地氣，可以前往不同小區，與市民溝通和反映有關意見。第四，是理順立法會的工作和提高施政效能。大家可以想象，沒有"攬炒派"的議會情況會怎樣，大家在這數個月也可以感受到，是清靜得多、理性得多，效率亦有所提升。

最後，首先在此感謝所有有份參與支持完善選舉制度的義工，在街站收集了超過200萬個簽名，當然亦感謝市民大眾的支持，大家也希望香港不會再重蹈"攬炒"和"黑暴"的覆轍，同時也要向前行。但是，我們現正面對一些問題，是甚麼問題呢？所有人也知道，要團結一致謀發展，才可以令香港繼續向前和發展我們的優勢，但從防疫抗疫的工作可以看到，由於有政治干預，令部分人拒絕做好防疫抗疫的工作，勸不動人注射疫苗，檢測也比別人慢數拍，當中最大的影響便是來自假資訊。所以，本月初我在議會其中一項議員議案辯論的發言中提到，如果香港要改善施政，首要工作便是做好有關假資訊的專項立法。因為如果政府每次推出新措施，都被一些假資訊抹黑，其實永遠只會事倍功半，這是不利香港的情況。所以，我希望政府盡快就假資訊的立法做好準備。當然，我們也要提升居安思危、自我完善的能力，這樣才可以令香港繼續向前行。此外，很多市民都交託我在這裏說，我們已積累太多民生問題，希望特區政府和管治架構接下來能夠急起直追，追回以往錯失的時間，除了要做到良政善治外，也要急市民所急，解決民生問題，特別是土地房屋的工作。

第一，正如多位同事所說，例如葉劉淑儀議員說這是"特區誌"，是一個標記，或林健鋒議員說這是歷史性的時刻。多位同事也說到法案的重要性，亦說在這項法案的審議過程中，議員可以說是史無前例地聚焦、努力，甚或如果大家真的不是口號式、片面式的批評，而是用心聆聽法案委員會審議的過程，相信起碼也應該不會完全否認法案委員會本身非常盡力，以及處理問題時的質素和效率都非常高。代理主席，這可說是一個學習的過程，因為香港市民慣於殖民地或西方體制的模式，總覺得這種模式有優越性。

今次的立法過程亦體現到一些或許是頂層的設計，迫使香港這個地區的立法過程相對來說要有適當的適應及處理方法。這是一個互相學習的過程，亦希望可以在24年之後，香港的"一國兩制"最終朝着一個更良善的管治方向進發。今次亦可以說是一些條例或制度上的比拼，因為越來越多的明顯性會出現。大家即管拭目以待，經過今次的里程碑之後，香港的發展會進入另一個新的階段，做出一對真的合適香港穿上的鞋子。

坦白說，我覺得他們的反應令我相當滿意。當然，我們仍然覺得有些好像......例如第27A條究竟可否做得更好？在保障人權、保障香港的自由方面可否有更多我們已習慣的法治保障呢？就這個平衡的過程來說，能夠修改的，當局最終也接受，不能修改的也是由於剛才所說的《決定》及人大常委會就附件一及附件二的修訂而不能做，這是我明白的。

然而，作為建制派，好像田北辰議員口中所說以大局為重的，應該在批評之後，能改則改，改不到的，在平衡各方利益之後也要接受和向前走，這正正是我們坐在這邊的議員與現時全都不見了的議員的分別。代理主席，當然不得不批評的是，正如陳恒鑌議員剛才也提到，其實我們過去多屆議會，也不斷在每次選舉前後批評選舉時有很多方法和措施需要改善。簡單來說，例如電子登記，又例如我們曾經要求設立"愛國隊"......

今次便證明事在人為，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可以做到那麼多事情，不論是在整體設計上、操作上，包括在尋找投票站、點票站及有關的安排和設施，各方面也有改善的方向。所以，我希望這種互動方式和經驗可以令我們今後更加有信心，不論是官方也好，議員也好，大家能夠互相合作，令香港更加進步。代理主席，有些朋友可能會說，聽了30多位議員的發言，也是全力支持的，有些慷慨激昂，有些提到地區人士的反應，有些談到國際高度，例如葉劉淑儀議員和陳健波議員便談到中美角力，甚至提到......我補充一句，我們在2026年之前對台灣問題的處理，香港是要做得好一些，穩定下來，不要為中央政府添煩添亂，能夠聚焦和集中精神對付所謂新的八國聯軍，這些我們全部也是應該清楚明白的。可是，我又想談談一些反對聲音，因為我感到非常失望。

剛才已經有同事帶出一點，指陳沛然醫生說來說去其實也是怕輸了席位。作為功能界別的代表，為界別爭取利益我是絕對明白的，我亦曾經是旅遊界的代表，清楚知道遊戲規則和玩法，但必須注重平衡，懂得大體，懂得整體利益。如果只是由於擔心醫生會敗給其他醫護人員而反對，但又沒有其他理由，然後便說反對，這樣會令所有香港市民很失望。我期待他說出一些大原則、大道理，談談為何要反對。

我們看回今次的修訂，基層界別有60個席位，而勞工甚至一些內地商會組織都有增加席位。事實上，我個人認為在未修訂前，功能界別或地區直選可能都會各自傾向保護自己代表的利益，而在政策上的一些決定和取向會有些偏私。新增的40席可說是沒有需要特別向某些人交代，只須向整體社會交代的選舉委員會議員，可能會發揮更多的平衡作用；但當然，我們屆時要看看情況才知道是怎樣，但整體而言，這不會令一般市民的聲音消失或減少。

我們在審議過程中也提出了不少技術上的反對，例如剛才提到的第27A條、總召集人方面較為含糊，也提到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的操作，甚至提到生效日期或選委會的真空期等，以上全部我相信也是日後需要處理的問題，但並不等於我們可以全部抹煞今次修訂的方向。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如果沒有，我現在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答辯。
代理主席，在過去接近兩個月的日子裏，經過立法會和特區政府以至廣大市民和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下，今天終於迎來《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條例草案》恢復二讀。特區政府今次完善選舉制度可說是進入最後階段，這必成為香港特區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實踐的重要里程碑。

我亦感謝立法會及不同的團體和人士就《條例草案》向我們提供很多寶貴的意見。

除了大量印發詳細介紹完善選舉制度的背景、理據和《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內容的小冊子外，政府特設了一個有關完善選舉制度的網站，不斷提供更新的資訊，讓社會大眾掌握我們這項十分重要工作的進展情況。此外，政府亦作了其他宣傳措施，包括電視短片、宣傳橫額和各式媒體廣告等。行政長官和各司局長一共舉行了過百場予社會各界的解說會和座談會，並接受了多個傳媒訪問和派發了超過10萬本宣傳小冊子。另外，行政長官亦親自主持了40場《選委界別分組面面觀》特輯，透過與來自40個界別分組的嘉賓討論完善選舉制度，向公眾深度解說這項完善選舉制度工程和其重要性。由多個建制派政黨及地區社團組成的"撐全國人大決定完善選舉制度連線"在今年3月發起簽名運動呼籲市民支持修例，收到超過230萬個簽名，數字顯示市民普遍歡迎全國人大的《決定》。事實上，在特區政府公布《條例草案》以來，社會的整體反應都是正面的，認為《條例草案》把完善選舉制度的安排具體化、清晰化，充分體現廣泛代表性、均衡參與原則，更符合香港整體利益及實際情況，推動香港民主穩步向前。同時，《條例草案》對選舉安排作出多項優化，反映政府積極回應社會關注，照顧選民需要。這部長達600頁的《條例草案》，準確及完整地反映了全國人大《決定》的基本原則，以及完全符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修訂的《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的內容，可以說是為實施了20多年的特區選舉制度，進行一次全面的檢視和制度的完善。談到選舉，很多人可能只會關心誰可以參選、誰可以投票，誰不能參選、誰不能投票，過去個多月的討論都集中在這些細節。但歸根究底，這次選舉制度的完善離不開"一國兩制"的初心、香港的憲制秩序和近年出現的種種實際情況。香港回歸祖國24年，"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國家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既是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也是為了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是"一國兩制"的應有之義，也是"一國兩制"的核心要義。可惜，過去多年，香港某些人完全無視中央對香港這套基本方針政策的初心，反而利用中央的誠意和包容，不斷做出損害國家和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這種情況在過去幾年尤為明顯及突出，令"一國兩制"受到嚴重衝擊，香港的繁榮穩定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反中亂港分子對抗"一國"、挑戰中央的全面管治權，甚至提出"自決"、"港獨"主張，2019年修例風波引發的"黑暴"，不但令這些反中亂港分子肆無忌憚，視法治如無物，更助長他們利用議會平台和議員身份試圖阻撓特區政府的運作，顛覆政權。一些外部勢力更是明目張膽地干預香港的事務，為這些人撐腰打氣、推波助瀾，嚴重危害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無論是從憲制秩序、香港實際情況，以至維護國家安全來看，現時的選舉制度都必須加以糾正和完善。特區的政治體制從來都是中央事權，而選舉制度更加是政治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全國人大的《決定》完全合憲、合法、合情、合理。中央今次從國家層面完善特區選舉制度，是為了堵塞現行制度的漏洞和缺陷，構建一套符合香港實際情況、與"一國兩制"實踐要求相適應、具有香港特色的民主制度，讓香港重回正軌、撥亂反正。

這次選舉制度的修改方案提出之後，西方輿論、本地反對派批評方案是民主倒退、扼殺香港市民的投票權，甚至更誇張地指摘這是"一國兩制"的終結。這些毫無根據的惡意批評完全漠視香港過去幾年出現的議會以至社會亂象；對部分立法會議員公然勾結外部勢力，鼓吹制裁香港的事實視若無睹；對反中亂港分子有組織地企圖以"攬炒"推翻特區政權的事實置若罔聞。任何地方都不會容許這種危及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惡劣叛逆行為發生。香港的選舉制度必須重回"一國兩制"的正確軌道上才可繼續前行，這是對香港民主制度的優化及民主制度的發展，最終是希望達致良政善治，讓"一國兩制"走得更穩、行得更遠。今年3月11日，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高票通過《決定》。

全國人大常委會其後在3月30日通過經修訂的《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根據《決定》第七條，特區政府應當依照《決定》和修改後的《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修改本地有關法律，依法組織、規管相關選舉活動。行政長官其後公開表示，特區政府的落實工作可分為三大部分，一是進行本地立法，二是做好公眾解說，三是在少於1年的時間內辦好3場公共選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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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善選舉制度的核心內容是重新構建選委會並賦予它新的職能。在組成方面，選委會由1,200人增至1,500人，由5個界別組成，分別為"工商、金融界"、"專業界"、"基層、勞工和宗教等界"、"立法會議員、地區組織代表等界"及"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政協委員和有關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的代表界"。新增的第五界別除了包括原有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外，亦加入了5個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代表，這些代表熟悉和了解國家事務，有利於在選委會中強化國家元素，把維護國家利益和維護香港利益有機結合起來，有助香港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同時，界別分組的劃分亦有所調整和優化，納入了更多的界別分組，目的是配合香港的社會和經濟情況的發展，另外亦進一步增加了代表基層利益的聲音，更能體現廣泛代表性和均衡參與，這些在現時香港實際情況下，更有利於發展優質的民主。在職能方面，選委會獲賦予兩項新的重要職能，除了原來負責提名和選舉行政長官外，亦負責選舉40名選委會界別的立法會議員，以及參與提名立法會議員所有候選人。此舉是為了強化立法會的代表性，體現均衡參與，確保立法會顧及不同界別的利益和訴求，同時能夠將不同界別、團體和地區的利益與香港社會的整體利益結合起來。未來的立法會將會更具以香港整體利益為依歸的基礎。在完善後的選舉制度下，選委會界別分組和功能界別的組成將會有所改動，我們需要根據修訂後的登記資格進行選民登記工作，以編製和發表選民登記冊。

《條例草案》亦對有關的選民登記工作、程序和限期作相應修訂，包括編製和發表各選民登記冊、提出申索及反對的時間等，以趕及即將舉行的數場公共選舉。另外，在完善選舉制度後，選委會界別分組、立法會和區議會3場公共選舉的日期均會集中在11月至12月期間。因此，我們無需繼續現時為區議會及非區議會選舉年訂立兩套選民登記程序的做法，取而代之的是《條例草案》會自2022年選民登記周期起，訂立一套選民登記程序的恆常日期。此外，因應過去公共選舉的實際情況，社會上亦有不同的聲音和訴求，希望選舉管理委員會能優化現有選舉的種種安排。就此，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已聯同選舉事務處和律政司檢視了現行規管各項選舉安排的相關法例。參考了選管會在2020年10月9日向行政長官提交的報告書和社會的各種意見，在《條例草案》中引進有關改善公共選舉安排的法例修訂，包括在公共選舉的派發選票程序中引入電子選民登記冊、優化查閱和編製選民登記冊的工作及為有需要的選民在公共選舉中設立關愛安排等。

在此，我希望就議員比較關注的事項作出一些扼要說明和回應。新修訂的《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較過往更清晰地規定了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例如列明了選委會各界別分組的席位數目及具體產生辦法等。《條例草案》推出後，焦點便落到選委會不同界別分組或立法會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組成。不少議員關注政府納入各個選委會界別分組的團體投票人或立法會功能界別的新組成方式及選民基礎的準則。我希望藉此機會再次重申，特區政府在考慮有關組成時，已全面慎重地按照3項重要原則作出有關決定，包括：1在相關界別分組有廣泛代表性、2與相關界別分組有密切聯繫，及3符合"愛國者治港"的原則。而在考慮個別團體是否符合上述準則時，我們亦已徵詢相關政策局和部門的意見。政府明白，部分選委會界別分組/功能界別的建議組成方式及選民基礎未必能令所有議員和相關持份者完全滿意，亦理解部分社會人士未必滿意在整體席位數目增加的同時，自己所屬的界別影響力卻有所下降；亦有人可能會不滿修例後失去了原來擁有的選委票。正如我在法案委員會多次重申，我們希望議員、大眾理解，完善選舉制度是為了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以及提升香港特區的治理能力，從而確保香港長治久安，長期繁榮穩定。在選委會組成和產生辦法的整合過程中，個別席位數目或選民基礎的增減是無可避免的，政府已盡力按照三大標準原則在社會不同階層、界別和團體之間作出合適平衡。《條例草案》的另一重點，是按《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設立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行政長官於4月13日的記者會上已公開承諾，把資審會的組成擴展至愛國、獨立和沒有政治聯繫的社會領袖，以進一步增加資審會的公信力。就此，我將動議修正案，將資審會的人數上限從5人增加至8人，並修訂行政長官除了委任主席及2至4名官守成員外，須同時委任1至3名非官守成員。另外，有議員認為《條例草案》有關資審會方面原來的草擬方式不夠清晰。因應委員的提議，我將動議修正案，加入新訂條文，訂明"對資審會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審查意見書作出選舉委員候選人、行政長官候選人或立法會議員候選人資格確認的決定，不得提起訴訟"。有關修正可以更準確、整全的反映《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的精神，避免產生疑問。此外，議員曾提出意見，認為應在法例中指明資審會可要求候選人、獲提名人等提供任何其他資料，當中包括有關人士是否擁有外國國籍或外國居留權、是否與外國政治組織有聯繫、曾否接受該等組織的款項等。我們認為現時有關條文的草擬方式可為資審會提供最大的靈活性，容許資審會在考慮候選人、獲提名人等的提名是否有效時，可要求他們提供任何其他資料。待《條例草案》獲通過後，政府會就須收集的資料類別情況徵詢資審會的意見。另外，有議員關注若擔任指明職位的人為公職人員而不符合登記為當然委員的資格時，其替補的安排為何。按照《條例草案》規定，若指明人士不符合擔任當然委員的資格，他可指定1名在該團體擔任職位的人士登記為當然委員，有關指定人士的登記表格亦須由指明人士簽名作實。此規定與議員所建議的做法，即必須由指明人士作出指定安排是一致的，有關團體亦無權作出指定的安排。提名方面，根據經修訂的《基本法》附件二，所有立法會候選人均須獲10至20名選委會委員提名，並須包括選委會全部5個界別各自2至4名選委的提名。有關選委會委員提名立法會候選人的安排，經考慮議員的意見後，我將會提出修正案，致使每名選委會委員將能以其不同身份在提名表格簽署提名地方選區、功能界別和選委會界別參選人，在不違反《基本法》附件二有關規定的前提下，為有權提名候選人的選委會委員提供更大的靈活性。另一個議員關注的問題，是有關終止立法會選舉的程序問題。根據現時法例，如在某地方選區或功能界別的選舉提名期結束後至選舉日期間，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去世，或喪失獲提名為候選人的資格，則選舉主任須宣布選舉程序終止的安排。

但考慮到議員的關注，我將動議修正案，訂明如地方選區及功能界別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在提名期結束後至選舉日期間去世或喪失有效的提名資格，有關的選舉程序將不會終止。同時，因應議員的要求，我亦將動議修正案，訂明如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在選舉當日，在選舉投票結束前逝世或喪失獲提名的資格，任何界別或選區的選舉程序均不會終止。至於規管破壞選舉行為方面，《條例草案》的第336條旨在於《選舉條例》中加入新的條文，以指明在選舉期間藉公開活動煽惑另一人不投票或投無效票為非法行為。有議員關注擬議新訂條文內容可能令人誤墮法網，並曾建議條文應清晰指明煽惑行為須具備操縱、破壞選舉的意圖。經考慮議員的意見及建議後，政府認為，要舉證一個藉公開活動煽惑另一人不投票或投無效票的人，同時具有"操縱、破壞選舉"的意圖，在實際執法時或會出現相當困難。若此罪行要求控方證明"操縱、破壞選舉"的意圖，很有可能令政府不能依據經修訂的《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有效規管"操縱、破壞選舉"的行為。因此，我們不建議在該條文中列明相關意圖的規定。我稍後會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提出合共369項修正案，除上述主要關注事項外，我們亦吸納了法案委員會及社會上收集到的意見，決定修訂《條例草案》的部分內容。當中包括在立法會當屆任期完結日與選委會的組成日或選委會舉行補選的日期相隔多於12個月的情況下，在立法會換屆選舉前將舉行選委會界別分組補選；另外，將特別選民登記限期延後至2021年7月5日，並擴大其適用範圍；同時，把香港紅十字會從選委會醫學及衞生服務界界別分組的指明職位及指明實體除名等。稍後我會再作詳細解釋及介紹。《條例草案》的各項修訂及修正案已獲得法案委員會的支持。我在此再次感謝議員和社會各界對完善選舉制度的關注及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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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將致力於良政善治，與社會各界一同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達致長治久安。主席，我動議恢復二讀《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條例草案》，希望議員支持並通過二讀《條例草案》及我稍後動議的修正案，以落實新選舉制度，讓政府盡快就緊接而來的3場選舉開展籌備工作。

委員已獲得通知，全體委員會會合併辯論各項條文及修正案。

第1至464條。

修正案具體內容複雜，法案委員會的討論相當詳盡，其中社會各界關注比較多的部分，相信是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的組成及職權。

同時，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必須根據香港警務處國家安全處的審查情況，就候選人是否符合"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的法定要求和條件作出判斷，並就不符合法定要求和條件的候選人向資審會發出審查意見書。顯然，這是全新的候選人資格審查機制，引起社會各界關注是意料中事。然而，對於參選政治公職人士進行包括國家安全在內的資格審查，可以說是世界各地選舉制度的通例，亦是落實"愛國者治港"的一項重要制度保障，有助將反中亂港分子排除在香港特區的管治架構之外。資審會的組成同樣引人注目，主席及成員將由行政長官藉憲報公告委任。《條例草案》第383條訂明，資審會由主席和2名至4名其他成員組成，全部均須為依據《基本法》第四十八條第五項所指的提名而任命的主要官員。但為了進一步增加資審會的公信力，行政長官考慮了社會上的意見後宣布，將會把資審會的組成擴大至包括愛國、獨立和非政治性的人士。隨後經法案委員會討論，政府當局擬動議修正案，將資審會成員人數上限由5人增至8人，並規定行政長官除了委任主席及2名至4名官守成員外，亦須委任1名至3名非官守成員。

主席，由此可見，經過法案委員會的認真審議，集思廣益，政府當局亦從善如流，作出多項實質的修訂，不但讓資審會的組成和職權進一步完善，其憲制地位也得以加強，也為落實"愛國者治港"提供了更好的制度保障。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通過《條例草案》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動議的各項修正案。

主席，我發言支持政府當局在本條例草案第112、163及204條中建議，在第541D章加入一項新條文，賦權投票站主任為有需要的選民設特別隊伍，即俗稱的"關愛隊"，以及修訂第541章下的4項附屬法例，即第541D、541F、541I及541J章，以確立在立法會、區議會、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及行政長官4項選舉中，使用電子選民登記冊的法理基礎。主席，2019年區議會選舉發生的亂象，相信大家記憶猶新。選舉當天，票站外大排長龍，部分長者及傷健人士要在烈日當空下長期輪候，才可以進入票站投票，而且更爆出網上有人呼籲重複排隊，藉此阻礙長者投票，以及選民領取選票後，票站職員沒有劃線劃名，令選民遭冒名投票等大堆醜聞投訴。加上"黑暴"肆虐，暴力事件更層出不窮，我們作為主要參與區議會選舉的政黨，很多候選人根本在過程中無法正常拉票，辦事處固然遭超過100次暴力破壞，甚至連建制派候選人在街上宣傳時也遇襲，何君堯議員更加遇刺。面對社會提出政府沒有盡量做好公平選舉的指摘，選舉管理委員會表示會就選舉活動指引作出檢討，並且進行公眾諮詢。而針對上述的投票亂象，我們提出多項建議，當中包括兩點，其一是在選舉投票站設立"關愛隊"，讓有需要人士優先取票；其二是使用電子選民登記冊派票，以加快進度及減少出錯。大家都知道，公共交通工具均設有"關愛座"，而政府及我們社會亦經常宣傳敬老護老，所以在票站為長者以至有需要人士設立"關愛隊"，不但是配合政府、社會以至世界敬老護老的文化，是文明社會的體現，更是汲取經驗教訓，減少有心人蓄意重複排隊，以阻礙其他人投票，所以這是維護公平公正選舉的好建議。同一道理，眼見在票站內派票過程出現混亂以至爭拗，我們促請政府使用電子選民登記冊以取代人手派票，選民去到票站，只要出示身份證明文件，票站人員便可以使用電子儀器核對和發出選票，無須像以往般以人手操作，又或者已使用20多年的這個系統仍然不變，要靠人手在紙本上劃線和人手派票。這個做法可以加快派票過程，亦可以釋除外界對票站工作人員不公的質疑，其實是相當合理的。但是，很可惜，當時選管會接獲7萬多份意見書，當中多達5萬多份支持為長者及行動不便人士提供特別安排。甚至局長也表示，他認為設立"關愛隊"是合理的，但結果事與願違，選管會居然以人手不足及場地狹窄為理由，拒絕設立"關愛隊"，更拒絕使用"電子派票"，一切照舊，不改變、不做。如果當時選舉如期進行，這些亂象隨時重演。所以，我發言支持當局今次撥亂反正，在本條例草案中提出一系列優化選舉的安排，特別是令到2019年區議會選舉的亂象，相信可以杜絕不會重現。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修訂。

主席，我發言支持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提出的修正案。我認為這些修正案均是經過廣納民意、集思廣益後作出的務實修訂，除了能夠優化選舉安排外，還能令《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條例草案》更加完善，進一步確保"愛國者治港"得到全面落實。我先說有關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的修正案。修正案將資審會成員人數上限由5人增至8人，並規定行政長官除了委任主席及2名至4名官守成員外，亦須委任1名至3名非官守成員。我十分支持該項修訂，因為資審會肩負重任，負責審查並確認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和立法會議員候選人的資格。上調資審會人數上限，加入若干名社會認受性高的人士，不但可以增加資審會的公信力，更能令審查工作更為順暢，亦有助做好把關工作，確保所有候選人均是愛國愛港人士，令"愛國者治港"原則能得到全面落實，因此我十分支持。主席，我亦十分支持有關賦權投票站主任在選舉中為有需要的選民設立特別隊伍的修正案。相信大家也記得，在上一次區議會選舉中，有反對派人士利用重複排隊等手段，企圖阻止不同政治立場的人士投票，結果令不少長者需要長時間排隊等候才能進入投票站，苦不堪言。今次修訂不但能杜絕上述亂象，優化選舉安排，還能體現關愛情懷，這絕對是一舉多得。此外，延後2021年特別選民登記限期等修正案，我認為具建設性，所以我全部給予支持。我希望《條例草案》及所有修正案的措施均能落實到位，為香港帶來更優質的選舉文化和更美好的明天。

主席，我的發言是關於修正案中有關理順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的組成及職權的部分。主席，"攬炒派"和反中亂港者的特性是甚麼？

熟悉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這是毛主席當年用來形容帝國主義的。香港這群"攬炒派"基本上與他們一脈相承，是外國勢力、反華反共勢力、反中勢力的棋子，在香港搞顏色革命。他們用的手段就是仿效前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很推崇的一套，也就是講大話、騙人及偷竊，偷竊我們香港的管治權，利用香港自由開放及香港選舉制度的漏洞，為國家製造麻煩，甚至搞"港獨"、搞分離，使外國有藉口制裁中國，圍堵祖國。如果我們不修正這些漏洞，"攬炒派"很快又會死灰復燃，遺禍香港。所以，要完善選舉制度，當中很重要的是要設立一個把關的機制，也就是資審會。在法例訂立後，資審會將負責審查並確認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及立法會議員候選人的資格。現時的選舉程序是透過選舉主任核實各候選人的資格。一般而言，這些選舉主任都是由民政事務專員，即DO出任，其實這樣做有點強人所難，是很為難他們的；而選舉確認書制度由2016年開始實行，雖然當年成功"DQ"部分提倡"港獨"的候選人，但由於沒有一套明確準則，各選舉主任自行決定，判斷亦有不同，令各區也有些人成功"博大霧"參選甚至當選，出現了梁頌恆、游蕙禎、劉小麗和羅冠聰這些擺明車馬主張自決、"港獨"的人能夠入閘參選。幸好，後來我們也利用法律"DQ"他們的資格，因為他們在宣誓時出現問題。但是，後來"攬炒派"用更迂迴狡猾的手法，推動"港獨"自決。以朱凱廸為例，他參選鄉郊代表時被"DQ"，所以他在參選區議會時便出古惑，選舉主任問他是否支持"港獨"，是否認為港人應該有決定自己命運的立場時，他答覆說"是"，但當他被問及是否已經改變政治立場時，朱凱廸說在沒辦法下才作出改變。可想而知，他並非真心改變及修正其錯誤的立場。所以，當時放他入閘，其實亦反映了選舉主任很難做出精準的判斷。另外亦有一些例子，在2018年11月的九龍西補選中，選舉主任因為一些程序上的瑕疵，令選舉結果受到法律的挑戰，最終選舉被宣告結果無效。選舉主任操刀的另一個問題，就是他們不是政治任命的官員，行使取消參選人的資格，令他們飽受壓力。有選舉主任在裁決前突然請病假，以致要找人臨時頂替；亦有選舉主任在堅持執行職務，"DQ"不符合資格的人後，被"攬炒派"的"黑暴"支持者起底和恐嚇，影響他個人及家人的安全，情況非常不理想。所以，資審會就是要減少這些不確定性，有規有矩，並會由一個團隊集體決定某些人是否能夠符合選舉資格，亦令結果不會受到法律的挑戰。我很歡迎資審會將按照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意見作出決定。所以，這是有一個很固定、很具體的標準，而且政府亦採納了社會的意見，增加資審會的人數，加入3名非官守成員，資審會人數上限增至8名，令資審會更有代表性，以作出更平衡及客觀的判斷。修正案亦訂明資審會負責刊憲公布有效提名及喪失資格的公告，令資審會的地位更明確，職能更一致，顯示......

資審會由行政長官委任，原先建議由1名主席及2名至4名成員組成，由主要官員出任。資審會的具體工作是當有候選人的資格出現問題時，會轉交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審查，最後將審查結果交回資審會作出正式決定。法案通過後，由資審會依法把關，可以確保參選人均效忠特區政府及擁護《基本法》，避免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真正落實"愛國者治港"，所以資審會相當重要，政府一定要做得妥當。法案委員會及社會人士均提出不少意見，我很高興政府能夠虛心聆聽。事實上，現行的資格審查由選舉主任獨自負責，這種做法備受批評，有人認為選舉主任的層級太低，容易被人質疑，亦有人認為選舉主任是公務員，處理敏感的政治問題無論如何也可能被人批評，過去便曾發生選舉主任被人"起底"和恐嚇的事情。所以，由更具權威性的資審會負責是合情、合理及合法的做法。現時的修正案提出將資審會人數上限從5人增加至8人，主要是增加1名至3名非官守成員，要求是愛國、獨立和非政治性的社會人士，以增加資審會的公信力。另外修正案又指明，若涉及香港國安委的審查，將不得就決定提出訴訟，同時訂明香港要就資審會組成向中央政府備案。我同意政府的修正案是由於資審會決定涉及國安資料，所以不應該公開，亦不能提出訴訟。社會人士可能不理解，所以政府應該找德高望重、有社會名望的人士擔任委員，以提高社會的信任程度。另外，修正案訂明委任1至3名非官守成員，即是1名也可以，但既然是為了增加公信力，最好能找夠3名，令社會更有信心。當然，資審會的工作會面對很大壓力，要找德高望重的人加入，實在不容易，但可以考慮符合愛國要求的前法官、前高官、法律界或學術界人士等。另一項修正案是有關終止選舉程序。在原法案中，地方選區和功能界別候選人如果在提名期結束後去世或喪失資格，便會終止選舉程序。我明白政府的用意是避免選民變成沒有選擇，但實際情況極少出現，這個建議有重大漏洞，便是假如有候選人有心干擾或破壞選舉，便可以蓄意製造事端，令自己喪失資格，結果選舉會被迫終止。為了保障選舉順利進行、防止浪費公帑及對其他候選人不公道，我們有30多位議員聯署促請政府取消有關安排，政府最終亦從善如流，刪除這項建議。

主席，我發言支持把經修正或無經修正的條文納入《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條例草案》。《條例草案》就15個範疇建議修訂8項主體法例及24項附屬法例，涉及464條修正條文，可說是一個大手術，但在手術完成後，一系列優化選舉的安排便得以落實，讓"一國兩制"在"愛國者治港"的大原則下實踐並行穩致遠，以確保香港的長遠繁榮穩定。自由黨支持政府因應新構建的選舉制度，延後選民登記的期限至7月5日。不過，40個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的合資格選民需要在1個月內重新登記，時間確實有點緊迫。特別是政府在今次《條例草案》中明確規定，團體委任投票人為獲授權代表須由相關團體的管理單位委任，團體例如法團、公司或組織及商會等，或須召開特別會議，就決定獲授權代表作討論並通過，程序需時。因此，政府必須就選民登記作適當的宣傳，避免合資格的選民錯過登記日期。與此同時，由於選舉制度是重新建構的，各界別分組的團體選民未必清楚了解新安排，其間必定會有很多疑問，選舉事務處必須安排足夠人手解答選民的查詢。就投票的安排，過往政府為鼓勵市民盡公民責任投票，會盡量徵用一些地理位置較方便的社福機構或政府補助學校作為投票站及點票站。可是，近年有些學校及社福機構不時以影響學生上課或活動為由而拒絕借用，令政府在尋找場地作為投票站時遇到一定困難。雖然政府建議對拒絕借出場所的學校施加罰則，但只是區區1萬元，毫無阻嚇力。自由黨歡迎政府接納建議，提升罰則，但對於5萬元是否足以具阻嚇作用仍然有所保留，不過，自由黨仍然會予以支持。至於"關愛隊"，過往曾有建議要求政府安排讓長者或有需要的人士優先投票，但選舉管理委員會則基於所謂公平及平等的原則，堅持每位選民均須無差別排隊進入投票站投票，因此出現了"代排隊"的情況。雖然投票站主任或可安排有需要人士坐下，但仍需按其排隊次序輪候，且做法並不劃一，最終只會減低有關群組的投票意欲。為顧及長者及有需要人士，自由黨歡迎政府開設"優先隊伍"，讓指定人士優先投票。至於政府把使用"優先隊伍"的長者年齡設定在70歲，而不是一般被界定為長者的65歲，這是可以理解的，若"優先隊伍"所涵蓋的人數過多，排隊的時間就越長，失去"優先隊伍"的意義。何況若70歲以下的長者有需要，只要向投票站主任提出，同樣可獲安排在"優先隊伍"輪候，因此自由黨並沒有異議。主席，科技發展一日千里，我們應該善用科技，以提升整個選舉的效率。事實上，香港作為國際都會，今天還停留在用人手核對選民資料、派發選票甚或點票，是非常落後的，不單減低效率，而且容易被人玩弄選票，對選舉不公。因此，自由黨支持在各個選舉中使用電子選民登記冊。主席，自由黨支持《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條例草案》三讀並通過，謹此陳辭。

主席，為了堵塞選舉制度的漏洞，人大常委會透過修訂《基本法》附件二，對多個立法會功能界別的組成作出修改，包括取消部分界別的個人票制度，轉為團體票及公司票。但包括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等9個界別的立法會議席選舉，選民資格維持不變，仍然沿用個人選民"一人一票"制度。在建測規園界，只有取得建築師、測量師、規劃師或園境師專業資格的人士，或者是建測規園4個專業學會的專業會員，才有資格登記成為界別選民，投票選出界別的立法會代表。不過，任何人只要獲確認與建測規園界有"密切聯繫"，即使他們沒有專業資格，又不是4個學會的專業會員，不合資格登記成為界別選民，卻竟然有權參選業界的立法會議席。這種聽來似乎不合理的情況，相信是由於對部分非專業功能界別的公司票及團體票制度，這項"密切聯繫"條款可便利相關公司或團體界別人士參選。但對於實施個人票制度的專業界別，有關做法明顯不合適。在法案委員會審議期間，有議員就"密切聯繫"的定義質詢政府。政府舉出4宗案例，其中工程界及高等教育界的個案，有關參選人最後被裁定與業界並無"密切聯繫"，不合資格參選。

我明白"密切聯繫"條款已存在多時，並非今次立法新增，但當我就完善選舉制度諮詢業界，舉辦了6場線上線下的簡介會，與會者一致不滿有關做法，要求政府完善這方面的安排，為建測規園界刪除"密切聯繫"條款，規定只有擁有專業資格或合資格登記做界別選民的人士才有權參選。就此，我已多次去信政府，反映相關意見。主席，既然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亦已將建測規園界等9個界別的立法會選民基礎與其他功能界別明確分開處理，為何參選資格又不可以分開處理呢？我理解今次立法時間緊迫，局方未必可以處理一些人大決定與附件一及附件二沒有明文規定的部分，我往後會就相關的訴求繼續跟進。

主席，我謹此陳辭。

特區政府在聽取意見後，提出修正案，將資審會的人數上限由5人增加至8人，並訂定行政長官除了委任主席及2至4名官守成員，須同時委任1至3名非官守成員，剛才很多同事已提及此事。我相信把資審會的組成擴展至涵蓋一些愛國、獨立和非政治性的社會人士，一定可進一步增加資審會的公信力，這方面應該不會有人反對。政府的另一項修正案，是建議修訂《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9A條，以在本地法例明確訂定特區政府須就資審會的組成向中央人民政府備案的要求。鑒於資審會將會增加非中央任命的成員，向中央政府報備可以突顯資審會的憲制地位，以及其在候選人資格審查制度中所承擔的重要職能，所以，我認為這項修正案亦屬於順理成章的安排。新修訂的《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訂明，資審會負責審查並確認行政長官候選人、選舉委員會委員候選人和立法會議員候選人的資格。對資審會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審查意見書，作出上述3類候選人資格確認的決定，不得提起訴訟。原本政府認為《基本法》的規定已十分清晰，並在憲制層面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在原《條例草案》中，沒有直接引用《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有關對資審會的決定不得提起訴訟的字眼。但是，最終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疑問，政府接受了議員的意見提出修正案，建議在《行政長官選舉條例》加入第9B條，以及在《立法會條例》加入第3B條，指明對資審會的決定，不得提起訴訟。主席，過往如果有"攬炒派"候選人被判定喪失任何參選資格，必定會引起一系列的司法覆核等訴訟，目的往往只為引起公眾注目。但是，無休止的訴訟明顯浪費大量社會資源。這項修正案可明確資審會的決定屬於一錘定音，無須爭議。在《條例草案》審議期間，包括我在內的38位立法會議員認為，終止地方選區及功能界別選舉程序的相關安排構成漏洞，容易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來干擾、破壞選舉，因而聯署向政府表達了修正相關條文的要求。政府在收到法案委員會轉交的聯署信後，因應議員的關注，修正了有關條文，訂明如果地方選區及功能界別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在提名期結束後但在選舉投票日前逝世或喪失獲提名的資格，有關程序不會終止。相信這項修正案可防止並非真心誠意參選的人士，藉法例的漏洞在選舉過程中製造混亂，從而對其他候選人造成不公，亦可杜絕公務浪費和保障選舉可順利進行。此外，由於《條例草案》對團體投票人及團體選民如何指定獲授權代表沒有明確規定，只要求獲授權代表與相關團體有密切聯繫，故此，38位議員亦同時聯署建議政府明確規定獲授權代表須由團體選民或投票人的管理單位指定。當局從善如流，透過修正案明確委任獲授權代表的安排，應可避免日後在這方面的誤解或爭議。主席，政府就《條例草案》向委員會建議的369項修正案，絕大部分是經法案委員會討論條文後，吸納議員意見予以完善的地方，所以，我全部均會支持。

法案委員會用了10天共37小時完成討論，而政府當局提出了369項CSA。

選舉主任職級不高，薪金亦不太高，但過去數年，很多存心搞事的人想參選，選舉主任往往只能孤軍作戰，在缺乏資源下，要作出是否讓候選人"入閘"的決定，其實很艱難。以區議會選舉為例，有過千名候選人，要看完他們的資料一點也不容易，還要面對被"起底"、恐嚇，他們真的勞苦功高，亦不應該受到這些壓力。所以，資審會的出現是必然的。資審會將會有更多資源及權力審視參選人的資格，其實是一個大進步。主席，法案委員會討論期間，同事們也有強烈的共識，在落實經修訂的《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的規定時，相關法律條文必須清晰體現"一國兩制"的法理原則，不容半點含糊。例如，鑒於資審會的憲制地位及資審會在候選人資格審查機制中所承擔的重要職能，同事們指出特區政府必須把資審會的組成向中央人民政府備案，政府當局亦接納有關建議。按《條例草案》原先設想，資審會雖然負責決定候選人提名是否有效，但有關決定的通知形式卻是由選舉主任作出行政安排，以及在憲報刊登公告。有關安排的最大缺失，是錯誤讓人感覺資審會躲在選舉主任身後。同事們強調資審會既承擔重要職能，有關通知應由資審會而非選舉主任在憲報刊登公告。對此，政府亦接納了是項建議。

主席，我謹此陳辭。

因此，我曾向政府當局尋求澄清，當中就着酒店代表身份的問題，當局在聽取意見後，對今次《條例草案》作出了修訂。首先，是有關旅遊界功能界別中酒店類別選民資格的問題。《條例草案》提出的選民資格須滿足兩個條件：第一，是根據《旅館業條例》定義中的持牌人；第二，是有權在香港酒店業主聯會的大會上表決的該會的團體成員。這與業界的實際運作是有所衝突的。按照目前《旅館業條例》，酒店須獲得牌照方可營運，而該牌照上的登記人為持牌人。持牌人通常可以是經營酒店的公司、自然人或者業主，但另一方面，按照酒店業主聯會規定，必須是酒店業主才能成為該會會員。如果要求選民資格必須滿足持牌人的條件，則會有部分酒店業主聯會的會員喪失選民資格，造成不公。政府了解情況之後，同意作出修訂，刪除了必須為持牌人的條件，業界對此表示歡迎。其次，是改變團體成員資格問題。《條例草案》規定，有關團體和企業須獲得其所在界別相應資格後持續運作3年以上，方可成為該界別選民。持續運作時間由以往12個月改為3年，經解釋後，門檻提高的原因是因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决定。此外，我們認為在寫法上應該更加明確，例如"入會3年"可以有兩種解讀：該公司成為理事會成員滿3年，又或是該公司已經加入商會滿3年。由於旅行社商會一般要1至3年才改選一次理事會，部分任期亦有年期限制。如果加入理事會3年才符合資格，將會大幅影響選民人數。經當局澄清後，正確解釋是加入商會滿3年即可。當局亦進一步解釋，各商會理事會成員人數上限是以今年4月14日《條例草案》首讀當天為界，即以商會在當天或之前向公司註冊處登記的理事會成員人數上限為準，多謝局方的解釋。最後，是理事會成員與旅行社的關係問題。目前旅行社業界有9個商會，當中有些商會的理事會成員是以公司代表身份加入，有些商會的理事會成員則是以個人身份加入。

我們希望政府制訂相關指引，以列表形式詳細列出"密切聯繫"的定義，以便大家執行。由於是次修訂改變較大，我們希望當局未來多與業界見面解釋，而我作為業界代表，亦會做好配合解釋工作、澄清疑慮，以免日後在選舉時造成大家誤解。

第三，這是我更加關心的，就是經過《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條例草案》委員會討論之後，政府主動提出修訂《立法會條例》第42C條中有關"終止地方選區及功能界別選舉程序的要求"的條文，更會進一步對相關的第46A條及其他選舉法例中的相關條文作出修訂。這其實主要是說明，即使候選人在提名期結束後但在投票日前逝世或喪失參選資格，相關選舉也不會終止。

所以，今次的修正案反映了大家在平常參與選舉的過程中所領略到和發現的問題，而且修正案作出清楚說明，回到本地立法的過程中，作為立法會、作為代議士，有這樣的安排亦可避免一些"有心人"，特別是一些希望選舉無法順利進行的人，可以藉此空隙和漏洞，令整場選舉終止。主席，我認為政府已經應委員的要求，實現完善選舉制度，也體現出在"一國兩制"之下，中央對香港應該有權、有責。主席，我十分希望局長或相關團隊幫忙澄清另一個觀點。

我知道局長當時曾經回答，秘書長亦曾經回答，但我翻看文件，根據第5L條，本身是主要官員或者以其公職身份擔任指明職位的公務員，應該沒有資格登記成為當然委員。之後這個組織的當然委員會如何安排呢？在同一個組織內，原本應擔任當然委員的，卻又因為這種情況，因為有公職身份的時候，會如何處理呢？我希望政府同事稍後可以幫助我們釐清這件事。因為坊間有不同的討論，我曾翻看片段和紀錄，其實當局的解說也未必能夠令公眾人士更加清楚，會否因而被人批評或抹黑，指公務員以當然委員的身份投票，會出現利益問題呢？老實說，不管怎樣也會有人批評的，但我認為這個時候，政府應該主動、積極、公開透明地解說這個當然委員的定義，萬一是公務員時，會如何處理呢？

主席，我除了支持這幾部分的修正案之餘，也希望當局能夠釐清相關事宜，讓大家更加了解。我會留待下一部分，就其他問題再向政府同事提問。

其實，法案委員會用很短的時間審議了整項《條例草案》，我形容為"勤力過上學"，因為上學有時也會"走堂"，但我們10多位"同班同學"在這段時間內個個都準時上學，甚至提早到達，大家都沒有遲到、沒有"走堂"，然後盡心盡力審議《條例草案》。此外，我們亦得到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和律政司同事的配合，我們在會上提出意見後，他們便在會後立即跟進，應該有很多天也在加班，我們作為工會的代表，他們在該段時間不能實行標準工時，我們也感到有點歉疚，我們要感謝他們的努力。

這是因為過去兩年或幾年的時間告訴我們，香港法例或規矩的特別之處是防君子而不防小人。我們看到過去，特別是2019年的區議會選舉，有很多漏洞，有很多人利用漏洞而創造有利於他們的條件，會鑽空子搞破壞。

那是因為我們不想被人搗亂選舉，很多同事已指出這一點，我想讓正在收看直播的市民了解，我們在法案委員會審議時，要考慮發生機會不大的情況，是因為在過去的日子裏，實在有太多人利用不同的空子搗亂，破壞各項選舉的公平性和公正性。所以，我們必須透過修正案杜絕所有漏洞。主席，我這次發言到此為止。

主席，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發言時，我要多謝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和律政司法律草擬科，還有一眾官員花了很多心機和時間，在極短的時段內替我們完成這項法例。七百多頁，3本如此厚的書，其實要做起上來確實不簡單。當然，議會的同事，特別是法案委員會的同事也花了很多心機和時間很認真地審議。在這700多頁的法案中，如果要找一兩樣不足，其實非常容易，這也是人之常情。可是，我們的同事絕對沒有輕易放過，我們亦很認真審議。整項法案的精神和原則，便是要完善選舉制度，堵塞任何漏洞；議員亦非常盡責地審議這項法例，集思廣益，當中亦發現不少問題。很高興政府可以從善如流，對於很多議員提出的意見，他們都願意跟我們一起修訂和堵塞。在這裏，我亦要特別說說終止選舉的問題。雖然剛才也有同事提到，但這確實會令整個選舉制度即使在完善後，仍然會出現一些漏洞。

這安排本來是希望讓選民有更多選擇，免得突然停止選舉，只剩一兩個候選人而無法選。不過，在現時香港的政治環境下，或之前出現過的歷史原因，我們不能不用小人之心或謹慎的態度去想這件事。當時我提到，如果有一群人參與選舉，而他又僥幸地在第一階段通過提名委員的審查，然後在選舉過程中，他突然"自爆"是"港獨"，繼而被取消資格，按照原有法例的規定，選舉便要暫停，於是整個選舉過程便會受到牽連。所以，這群人只要用很低的成本，又或掩飾得相對比較好的戲子技巧，便可以影響到整個選舉，這很明顯是一個漏洞。當我們指出這個漏洞時，政府認真聆聽，議會內全體建制派議員也聯署一項建議給政府，要求當局就此漏洞進行一些修正。現在我們看到，政府接納議會的意見，在新的修正案中訂明在選舉開始後，在投票結束之前，即使有人因"自爆"被取消資格——"自爆"是"港獨"——都不會令選舉停下來，這正正堵塞了我剛才指出的漏洞。或許有些人會認為我們想多了或太過小心，但正如我剛才在開始的時候說，我們要完善選舉制度，堵塞漏洞，當我們看到如此大的漏洞，可以被人借題發揮和鑽空子，如果我們都不處理，這便有違我們當初訂立這項法案的原意。所以，非常多謝政府願意在這方面作出修正，令這個漏洞得以堵塞，亦令一些搞事分子不會再有機會借我剛才說的做法，破壞我們的選舉。我稍後也會就其他的修正案再提出我的意見和發言。多謝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我們作為議員的職責是監督政府施政，所以我們在日常的議會工作中，無可避免地會經常批評官員有甚麼地方做得不好，這是我們的天職。

主席，坦白說，學校作為非政府機構，其實在選舉期間幫忙借出場地，我覺得是社會責任和應有之義。學校教育我們的下一代，作為非政府機構，應關愛社會，推動社會發展，若不肯借出場地，還要不斷領取公帑，我覺得這樣絕對說不通。而且，這樣不單會影響個別社區的投票，亦會產生輻射作用，令其他人有樣學樣，所以這個情況必須正視。政府在《條例草案》提出罰則為1萬元。在會議期間，很多同事指出1萬元罰款不足夠，阻嚇作用會否不足？能否解決過去經常沒有地方作票站的問題？所以，我們看到特區政府從善如流，將罰則提高至5萬元。

我相信局方是慎重考慮過各種因素後，才作出這個決定，故我會尊重局方不將這種行為列為刑事罪行的決定。

我舉一個例子，且不說票站，在其他地方或在我們國家，服兵役是公民義務。

這就是我們現時在兩者之間的一些選項。當然，我明白《條例草案》的時間表非常緊迫，我相信很難考慮範圍這麼闊的跨部門協作，但希望政府能夠密切留意這個情況，將來在有需要時作出這方面的調整。

主席，政府就《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條例草案》提出300多項修訂，我完全支持。在芸芸CSA中特別吸引我眼睛的是香港紅十字會被剔除選舉委員會的實體名單外。我從報章知悉，紅十字會指自己是NGO，不想作政治表態，但正正它要求政府把其名稱剔出名單，這本身便是一個政治表態，所以我覺得很奇怪。我看到名單中不乏有NGO及慈善團體，它們都覺得能夠參與有關選舉的修訂及將來選委會的選舉是一種榮譽，有很多人想加入也不能做到，唯獨紅十字會要求將自己剔除名單外，究竟這是甚麼一回事呢？所以，我覺得大家都需要知道一件事。目前，大家知道這次修訂是為了堵塞香港的選舉漏洞，防止反中亂港的人奪權，"攬炒"香港，而NGO——如紅十字會般有高水平、學識及地位的組織——竟然連這一點也看不見，而認為不想參加。難道它倒過來想看見香港被"攬炒"，然後仍有人繼續向它捐血，造福人群嗎？這是絕對不可能的。香港沒有和平、穩定、繁榮的環境，它根本一事無成，甚麼都做不到。

這件事反映出，連這樣的一個組織也不明白自己做甚麼，原因就只有兩種可能，第一，不明白，對這件事缺乏認知；第二，明白後刻意表示不支持。我相信不是後者，我相信是前者。但如果是前者，這又令我十分擔憂。我們付出萬分努力，舉全國之力，全香港人一起推動，竟然連這樣的一個組織也不明白，於是我了解到為何香港普羅大眾，以至海外國家的其他機構也不了解這件事。所以，我在此敦促香港政府要繼續努力，不單在香港做全面宣傳，亦要通過駐海外機構多花唇舌，解釋今次完善選舉制度的主旨。我十分希望有更多人認識。紅十字會今次的表態令我看得更加清楚一件事，就是不要以為有一定地位便有一定的智慧，其實未必如此。

這些說話要視乎傳媒如何表達，相同的一把刀可以殺人，也可以救人。

主席，完善選舉制度的安排是要確保一個制度能保障"愛國者治港"的目標，但如何能確保當選的人是真正的愛國者？其中一個改革重點是設立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新修訂的《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均有設立資審會的條文，由於資審會擔當把關的角色，旨在確保參選、有機會進入香港政治體制的人都是愛國者，這是保障中的保障，是很值得肯定的。

事實上，資審會是《基本法》附件設立的重要機關，也是今次選舉制度改革的一項重要的制度創新，承擔着在制度上落實"愛國者治港"的重要功能。中央充分聽取社會及立法會議員的意見，成立資審會，由行政長官委任，成員包括官守成員及非官守成員，我相信更能體現資審會的公正性和公信力。組成後上報中央備案，亦體現了資審會的權威性，顯示資審會責任之重大。

我認為這項修訂十分合理，因為這反映了資審會審查工作的重要性，並確保資審會行使資格審查權力的完整性。修正案既保證資審會的權力受到充分尊重，亦保證了資格審查結果公告的權威性和嚴肅性。

我覺得這是攸關重要的，因為對資審會的相關決定不得提出訴訟，符合《基本法》和《香港國安法》。《香港國安法》第十四條規定，香港國安委的工作信息不予公開，其決定亦不受司法覆核。由於香港國安委負責處理涉及香港國家安全的事務，大部分可能涉及國家機密，而且其專業性強，我想即使是法院亦難以對其決定作出適合判斷。因此，我亦認同不具備司法覆核的基礎條件。基於《香港國安法》的規定，香港國安委如果就候選人不符合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的法定要求和條件，向資審會作出審查意見書，理應不受司法覆核。因此，我覺得資審會根據香港國安委的審查意見書作出的決定，內容必須保密，自然也不能提起訴訟或上訴，這也是由香港國安委的工作屬性所决定的。所以，我支持有關的修訂。由於時間所限，我謹此陳辭。

我特別歡迎政府在《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條例草案》審議階段聆聽我們的意見後，作出兩項重要的修改，一是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的組成，最初只有數名官守成員，相信也是主要官員。我記得當時有議員提問，如果主要官員擔任資審會成員後參選，會有何安排？政府答稱，有關主要官員如要參選，便須辭職。但是，這是無補於事的，因為到資審工作完成的時候，如果那位欲參選的官守成員居心不良，可能已"DQ"了其潛在對手，所以是沒有用的。然而，其實最大的問題是，任何一次行政長官選舉，最有條件參選的當然是現任行政長官。我相信任何一位有志服務社會的人士，如果擔任了行政長官，便一定想連任，因為10年才可以貫徹其理念及政綱。

所以，實在需要一些獨立、地位崇高、沒有政黨聯繫的人士作為公證人，並且要向中央提交資料，因為中央政府才是真正最終的"球證"，看着香港選舉如何進行，讓每數年舉行一次的行政長官選舉不會把香港變成一個"屍殺特區"。因此，我歡迎這項修正案。另一項重要的修正案，亦是我們在《條例草案》審議階段提出的。根據原有條文，如果在選舉日期前有候選人過世或被剝奪資格，便須終止選舉。我記得當時在席委員聽到後也感到錯愕，為何要終止選舉？我的第一個反應是，這樣對候選人很不公平，因為每位參選人也知道，每次參加選舉也要投放大量精力、資源、汗水、淚水，不單候選人，其整個團隊也要花上很多心血。如果因另一位候選人不幸過世或刻意把自己"DQ"，便要終止選舉，對其他候選人很不公平，特別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沒有機制發還或補償候選人的選舉經費。可是，一個更重要的危機是，如果有人居心不良——因為每次選舉也有很多詭異事件出現，全世界也有——如果有人在提名結束後或選舉前，刻意放出一些"材料"，企圖使某名候選人被"DQ"，甚至導致20名候選人在各區被"DQ"，整個選舉豈非要終止？雖然這聽起來好像很荒誕，但我們不可以排除任何可能性，以往也沒有人想到會有人搞"35+"，我們哪會想到有人會搞初選，還要求參選人當選後甚麼也要否決，連未看過的預算案也要否決，直至迫使行政長官下台為止？這項修正案訂明，如有候選人不幸去世或被"DQ"剝奪資格，也不用終止選舉，選舉可以繼續舉行，是最妥當和公平的做法。因此，主席，我支持這些修正案及局長提出的其他修正案。

我支持有關修正案，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就着政府提出的有關修訂，我是表示有商榷的，主要原因是，就修訂中有關終止選舉程序方面，我認為建制派議員在推動修訂的基礎未必一定合理，但在我闡述看法前，我認為有一個頗大的問題，而這問題是由何君堯議員剛才提出的。他引述香港紅十字會退出選舉委員會的事件，指出退出選委會究竟有何意義或是甚麼一回事。

這個制度的修訂的本質，那管你是甚麼原居民或鄉士代表，當崗位變成可以為國家貢獻時，你便可以為國家出力。我認為紅十字會今次退出，絕對可以突顯它是公平、中立、獨立的志願機構，出於人道的關懷。

當有人走了或死了，他不是認為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沒有辦法審查到該人有否"港獨"背景吧？如果有人手持炸彈自爆，你會不清楚他有否"港獨"背景？這等於不信任資審會，這是否對資審會不信任呢？我可以這樣上綱上線嗎？

主席，我們今次......我已經看到一些同事馬上作第二次發言，我估計這或許可能是因為他們有需要澄清的地方。但更重要的是，據我理解，我們現時在修正案階段可以避免相當多的發言，其中一原因就是正如剛才多位同事提到，當局在法案委員會階段時，也相當快、有效及果斷地回應了委員的一些要求或反對聲音。所以，在這方面，請容許我再次感謝有關當局，特別是常任秘書長和兩位首席助理秘書長，我記得他們在當時的過程中肩負重任，不斷為我們處理那些很瑣碎的修訂條文，所以，我在此再次感謝他們。時間關係，我只是想提出一兩點，是我們曾經爭取但求之不得的地方，因為我們求得的，多數同事已經提及，或者不需要再特別提出。主席，其中一項是張國鈞議員剛才提及，關於投票站及點票站的安排，如果一些學校及非政府機構拒絕提供其處所時，政府的處理手法。

另一項是關於釐定所需費用方面，亦是比較少見和罕有的，甚或在既定程序上，是沒有法律程序去處理的。我希望有關當局會在適當時候再次檢討這些事宜，看看是否需要進一步修正。我亦希望不需要走到這一步，因為事實上，如果真的是負責任的學校和機構，它們是不需要政府使用一支棍的，而是小小的蘿蔔已可令他們幫忙推動香港的選民行使公民權利的過程。第二個求之不得的地方，大家可能在過程中也比較關心，特別是外面的市民，尤其是非建制陣營的市民，大家非常關注第27A條的問題，是關於一些所謂煽惑的行為，關於所謂鼓吹他人投白票或不投票的問題。正如我剛才的發言指出，今次立法的其中一個特色是，並非全部由香港本地立法主導，當中的大框架、最大的限制是中央政府為香港定下的一些規限，特別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中訂明，我們有責任規管操縱、破壞選舉的行為這方面。所以，我們過往可能不太有決心去處理，不是那麼大力去做的一些規管工作，也被迫要做。就這方面，今次加入第27A條，或多或少是回應這個要求，但問題是，在普通法下，關於所謂煽惑......雖然我明白煽惑本身是有意圖而做的事，並不會隨便把做夢時說出來的話當作煽惑，一定是有意圖去做一些事、說一些話才會構成煽惑，但在煽惑之外，如果有一些情況是，我可能未必真的想搞破壞，未必真的想操縱選舉，可能是出於其他原因去做，也有可能被涵蓋在內。所以，就這方面，我們當然提出了是否應該弄清楚相關的要求，必須有所謂的特別意圖，才會構成刑事罪行呢？

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引入候選人資格審查機制是今次完善選舉制度的其中一個重要部分。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今年3月11日公布的《決定》，香港特區應當健全和完善有關資格審查制度機制，確保候選人資格符合《基本法》、《香港國安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的解釋和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的決定，以及香港特區本地有關法律的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在3月30日公布新修訂的《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當中清楚列明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負責審查並確認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及立法會議員候選人的資格。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是根據警務處維護國家安全部門的審查情況，就行政長官候選人、選委會委員候選人及立法會議員候選人是否符合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定要求和條件作出判斷，並就不符合上述法定要求和條件的人，向資審會發出審查意見書。對資審會根據香港國安委的審查意見書作出的選委會委員候選人及行政長官候選人資格確認的決定，不得提起訴訟。政府原本只建議，就基於指明理由提出呈請以質疑行政長官選舉或立法會選舉而言，選舉必須在《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的規限下予以解釋，但這明顯與附件一和附件二的新訂內容有所不同。

這亦是根據《基本法》辦事，而政府亦確認訴訟包括選舉呈請、司法覆核或任何形式的法律挑戰。所以，我認為這做法是合情、合理、合法，而候選人是否符合國家安全標準，最權威的審查機構就是香港國安委，這也是在修訂中引入香港國安委審查意見書制度的原因，有關做法亦充分表現了法律的正當性不容挑戰。另外，鑒於資審會的憲制地位及其在候選人資格審查機制中承擔的重要職能，法案委員會委員建議特區政府把資審會的組成報中央人民政府備案。我贊成法案委員會的建議，但同時亦有些疑問，例如有委員在法案委員會上問政府，向中央備案是否等同獲得中央批准？

律政司當時回覆指備案純粹是一個紀錄，沒有批准的意思。如果行政長官沒有向中央備案，將可視為沒有遵守法定要求，市民可以透過法庭追討。我認為特首向中央備案的安排是恰當的，而且可以避免日後可能出現的法律爭議，但我們也希望可以清楚了解有關細節。所以，我會支持政府建議修正《條例草案》第383條，在《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9A6條明確訂定這個要求。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條例草案》的各項修正案。

代理主席，我再次發言支持政府在《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條例草案》中提出的修訂。我今次主要談論調整選舉委員會的界別分組和立法會功能界別選民資格的問題。我作為勞工界議員，關注勞工界選民資格的問題；我作為勞工界議員，亦當然希望有更多人參與工會，並且成立工會。但是，近1年來，忽然收到4,300多個工會的申請，對工會來說，是否一件好事呢？這些工會的申請數字，遠高於原有工會的5倍，甚至高於香港開埠以來成立的工會總數，這些又是否真的工會呢？所以，我認為今次在選委會和立法會選舉的提名資格上，要求工會成立並持續運作滿3年的安排是合理的，以杜絕一些人，特別是"黑暴"和別有動機的政治投機者忽然成立工會，以騎劫立法會選舉和選委會選舉。本來工運與政治相關，是無可避免的，但如果純粹為了搞政治而成立工會，便有失工會的原意，這些所謂工會甚至支持"黑暴"、支持"港獨"，在2019年發動所謂"大三罷"，發動大量暴力行為，不讓正常員工上班，這是打爛工人的飯碗、出賣工人的利益，而且在抗疫工作上，有些"黑暴"工會發起醫護罷工，其實是拉抗疫的後腿，亦打爛工人的飯碗。這些人成立工會，不是為了爭取勞工權益，而是旨在顛覆香港，甚至是國家的政權，攪亂香港，是徹底的"攬炒派"，也涉嫌違反《職工會條例》。這些所謂工會的成立，破壞工會的正常生態，破壞工人的團結，不利於正常的勞工權益的爭取，只會令勞工權益的爭取更加政治化，特別是他們配合所謂"35+初選"，旨在奪取勞工界3席立法會議席和60席選委會議席，他們有一個名為"七起"的團隊，利用應用程式配對的方法，讓素未謀面的人成立一些所謂"七人工會"，瘋狂地成立工會，本質是利用制度的漏洞，作出"種票"的行為。因此，我們認為規定工會須成立3年並持續運作，是真正運作滿3年才有投票資格，是非常合理的。所以，我除了要求在制度上堵塞漏洞外，也希望勞工處在新聘請員工或新開職位時，要對新工會把關，令他們不能違反《香港國安法》，不能違反相關法例，特別是要嚴格遵守《職工會條例》，才能夠批核他們的申請。我很希望今次修訂能夠有利於工運的健康發展，有利於勞工界的團結，並且有利"打工仔"爭取權益，故此我發言支持這方面的修訂，多謝代理主席。

關於剛才兩位議員的發言，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們是針對修正案發言，並不是二讀辯論的延展，我相信代理主席也很清楚這個安排。
請委員留意，本會已進入全體委員會的審議程序，請委員針對修正案發言。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政府提出的修正案。根據辯論安排，以下我就有關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的修正案發言。代理主席，《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條例草案》旨在從本地立法層面落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及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修訂的《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因此，《條例草案》必須從條文上準確反映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原意。我支持政府通過修正案，修訂《條例草案》第2625條及第80條，以更準確反映經修訂的《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所提述的資審會是同一個資審會，並且只有一個資審會。資審會是這次完善選舉制度的重中之重，負責審查並確認選舉委員會委員候選人、行政長官候選人及立法會議員候選人的資格，確保"愛國者治港"。為體現其權威性，當資審會作出裁決後，理應以資審會而非選舉主任的名義在憲報公布有效提名。而且，鑒於資審會的憲制地位和職能，政府亦接納了我的建議，提出修正案把資審會的組成報中央人民政府備案。

我相信安排將有利於吸納社會上獨立、長期服務社會和熟悉特區政府運作的愛國者，提升資審會的公信力。最後，為避免不必要的疑問，政府提出修正案，訂明按照《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對資審會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審查意見書作出選舉委員候選人、行政長官候選人或立法會議員候選人資格確認的決定，不得提起訴訟。這與現行《香港國安法》中的規定一致。

我支持相關修正案。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根據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修改的《基本法》附件二，建測規園界在選委會繼續維持有30個議席，其中15席是當然委員，由15個相關法定機構及組織負責人出任；餘下最多15席，將會由與界別相關的指明團體選民提名及選舉產生。剛通過二讀的《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條例草案》，以表列方式列出56個建測規園界團體選民，當中包括建、測、規、園4個專業學會、8個相關官方機構、14個相關專業職系的公務員工會，以及30間私營企業。對於政府以甚麼準則挑選這56個團體的選民，以及如果有其他業界公司和團體同樣符合相關準則，是否也可以成為我界別的選委會選民呢？就有關問題，我曾兩度......

打斷了謝偉銓議員的發言，但為了公道起見，所以我提出規程問題。因為如果開始了，而代理主席容許的話，很多議員也可能會利用這個階段，再次延續今天二讀辯論時的發言，這便不是我們的原意。

代理主席，小組委員會及法案委員會一共開了47小時會議，政府一共提出了369項修正案，其中有些修正案，都有接納我們的一些建議。

當用家、市民甚至律師及法官要引用這項條文時，便要返回附件二。附件二涵蓋很多事項，附件一亦涵蓋很多事項，包括選舉委員會如何產生。我覺得這並非一項好的草擬條文，我們屆時可能需要在附件二"尋寶"，找出有關資審會的部分。

香港人對於"不得提起訴訟"一定很敏感，大家就這部分討論了很久，特別提到維護國家安全的部分。

當然，我們這項意見沒有獲接納，但我也要說在過程中，我們真是溝通過很多次。

雖然政府沒有接納，但不是我們每項意見政府都會接納，我亦都支持這一系列政府提出的修正案。

《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條例草案》順利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當我們走完最後一里路，成功就在我們眼前。《條例草案》可說是近年最重要的一項政府法案，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亦毫不鬆懈，在充分聽取社會和立法會議員的意見後，再提出新修訂，合共369項修正案，涵蓋13個不同範疇。我留意到修正案亦涉及調整提名不同候選人的限制。就第356條而言，修正案指明選舉委員會委員在立法會選舉中可以不同身份在多於1份提名表格上簽署為提名人，即是剔除選委不能以不同身份在功能界別或地方選區選舉中提名不同候選人的限制，讓每名選委能在最多5份提名表格上簽署為提名人。政府從善如流，增加了選委的權責和發聲渠道，讓選委可以提名更多社會上的有志之士參與政治，長遠有利於吸引各類政治人才參與特區的管治團隊。這次完善選舉制度的《條例草案》，其中一個核心要素，就是完善選委會的規模、組成、職能等。選委會界別重組後，政府將工商、金融選委界別中的16個界別分組的部分席位，由原本的18席減少至17席，同時將香港中國企業協會改名為商界，並增加其席位至17席；以及新增一個全新的中小企業界分組，共有15個席位。我認為政府與時俱進，完善及平衡了工商界的選委會議席的分布，有助於增加工商界人士——尤其是年輕人——的參政空間，值得全力支持。我亦想藉此機會感謝中央及特區政府對工商界的重視和肯定。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政府提出的所有修正案。

然而，正如我在二讀辯論發言時指出，我們相信中央設計新的完善選舉制度的初心，是希望可以促進和推動建制派的大團結，要構建一個有廣泛代表性及均衡參與的選委會。鄭議員及很多社會人士也是憑感覺作出批評，但我相信大家很快便會知道事實。當《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條例草案》生效後，我們很快便會看到新選出來的選委會將會有廣泛代表性和均衡參與。

我們知道在新構建的選委會裏，團體選民擔當一個重要的角色。如何確保團體選民能夠找到具代表性的代表，來代表團體行使投票權？

後來亦提出是否應該由管理層作出委任？

所以，我支持政府的修訂。

希望今次完善選舉制度後，可以出現更多這些場面，就是有效的議會與高效的政府一同合作，為市民解決問題。因此，我的發言是支持政府提出的所有修正案。

代理主席，我希望今次完善選舉制度能夠讓市民看到政府有所承擔、議會處事高效，亦令大家感覺到幸福感和安全感。最後，我會支持政府所有的修正案。我謹此陳辭，多謝代理主席。

代理主席，在這次發言中，我想集中談談《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條例草案》中，修訂有關終止地方選區選舉程序要求的修正案。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政府當局在《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條例草案》中加入了一項新條文，賦權投票站主任在公共選舉中為有需要的選民設特別隊伍，並且訂明有需要的選民具體是指70歲或以上的選民、孕婦，以及因為疾病、損傷、殘疾或依賴助行器具，以致不能夠長時間排隊或難以排隊的人士。實際上，這是社會曾廣泛議論的"關愛隊"，以便讓相關選民獲分配至優先隊伍領取選票。法案委員會委員普遍支持訂立該條文，因為大家記憶猶新的是，在2019年區議會選舉期間，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想方設法令長者等候太長時間而放棄投票，引起社會廣泛關注，才會有設立"關愛隊"的建議，以避免相關惡劣情況重演。不過，有些委員亦詢問當局為甚麼將年齡限制設定為70歲或以上，而社會上普遍將年滿65歲的人士視為長者，年滿65歲已符合資格領取長者咭。據政府當局解釋，如果將合資格使用特別隊伍人士的年齡下限進一步降至65歲，特別隊伍的潛在使用者數目將會增加超過20%，或會導致設立特別隊伍的效果大打折扣，有違當初立法原意。此外，也有委員建議當局在擬議新訂條文中指明，讓陪同有需要選民的人士亦可經由特別隊伍排隊投票。政府當局對此作出解釋，根據選舉管理委員會現行的選舉活動指引，每個投票站只容許選民及獲授權人士進入。如選民需要他人協助進入投票站，可向投票站主任提出要求，投票站主任會酌情處理。當局更強調，基於投票自主及保密原則，法例禁止任何人陪同或協助選民投票。投票站主任可運用酌情權，視乎情況讓陪同人士與有確切需要由他人陪同的選民，一同使用特別隊伍排隊投票。如果進一步修訂法例，一律容許所有陪同人士使用特別隊伍，有可能令特別隊伍未能有效便利有需要的選民。儘管當局的解釋相當務實，社會有需要在設立"關愛隊"與避免"關愛隊"變得不夠有效便利之間取得適當的平衡，反而讓投票站主任運用酌情權可具備較大的靈活性；不過，我認為大前提是，政府當局必須為相關的投票站工作人員提供充足的指引及培訓，讓"關愛隊"發揮便民利民的作用，同時避免出現所謂"各處鄉村各處例"的情況。

代理主席，我剛才說過政府堵塞了一個破壞選舉的漏洞，我在此也想談談，其實在制度上，我們可以多做一些工作，令選舉更加暢順，並提高投票率。

如果根據這項法例，當局也沒奈何，團體也只須支付1萬元，1萬元只是很少錢，左右籌措便已可夠數。當然，局長非常好，聽取了議員的意見，最後將罰款額提高至5萬元，但5萬元是否一個合適的數目呢？由我們立法會議員看來，選舉是如此重大的事情，而且機構或學校不斷接受社會或政府的資助，有甚麼理由不履行公民責任，借出地方呢？

大家想一想，一個票站可以鼓勵多少人出來投票呢？如果一個票站的位置，正正好像剛才所說的，在一個屋邨的正中央，人人也會前往投票，如果把票站搬至山旯旮那麼遠，投票率肯定低。局長，當局舉行一次選舉，也經常賣廣告，鼓勵市民盡公民責任，一定要投票，在港鐵燈箱賣很多廣告，雖然電視的API不用付錢，但在其他地方也要賣很多廣告。既然花了這麼多錢賣廣告呼籲市民投票，為何不做好一些，要求非牟利機構、取得撥款的學校一定要撥出地方，供市民投票呢？

這方面，雖然政府已聆聽議員的意見，但我認為還可以多做一點。代理主席，另一點我想說的，同樣是關於罰款的問題。文件中提到，如果阻撓選舉，最多也只會被處第5級罰款。

有心人要破壞選舉，這小小的罰款，其實無法阻礙事情的發生。所以，既然今天已經提出法案，我希望我們只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日後如果真的發現這樣的問題，有關刑責必須加重。

代理主席，在我發言之前，我首先要感謝《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條例草案》委員會的同事、政府當局、律政司法律草擬專員對《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條例草案》作出了多項修訂。此項對香港政制發展有關鍵影響的條例草案在今天得以通過，令到香港的政制發展可以穩步向前。

其中我留意到政府當局採納了委員會提出的多項意見，繼而提出了大量修正案，優化了《條例草案》。這種行政與立法能夠議事論事、和衷合作的做法，令到行政立法互相監督、合作。這種良性局面實在是香港之福。代理主席，我以簡單的發言，支持當局所提出的一連串修正案。

代理主席，我想補充少許關於剛才所說那些求之不得的條文，其中一項同事亦有提及，是關於"關愛隊"的問題。我記得在審議期間曾經有建議，就是要體恤老人家及殘疾人士，他們可能需要有親人或照顧者陪伴。

但當然，經過理解後我們明白，而當局亦合理地解釋，因為要尊重投票人士的私隱、其獨立自主及保密性，所以，這方面的操作可能有一定的困難。當局亦提到，投票站主任其實有酌情權，可以在適當時候容許適當人士協助，而投票站主任本身或其身旁的同事亦可以提供協助。這雖然只是一個很細小的例子，但亦可確認及證明，事實上，在過程中有很多事情，我們都有思考過、討論過及研究過，在互動的情況下，希望可以設法逐步改善，但不至於一下子便不接受，說要投反對票。所以，我想補充，剛才也有可能是過分解讀，認為在這個階段，因為時間關係，需要盡量有效率地做。

如果套用那種狹隘的說法，就是如果醫生與醫療人員合併為一個界別，醫生便會"無運行"，我想簡單地用事實證明這種說法是荒謬的。法律界一向都是律師的人數遠比大律師多很多，法律界從開始至今，所有立法會議席都是由大律師擔任。以上屆選委會為例，30個席位中，有16位大律師及14位律師。如果用回這種邏輯來說，便不應該有大律師和資深大律師存在。能夠爭取市民或所屬界別的選舉人的支持，是靠自己的本事、能力、江湖地位，以及服務市民的公德心。

代理主席，我舉出這個例子只是希望解釋清楚我的說法，並非針對任何行業。只不過，我們做任何公職，正如主席多次提及，"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人民選出席位，席位也是靠人民得來。不論這些人民是屬於地區直選還是自己的所屬界別，也不應只為了一時小小的私利，抹煞大眾的利益。

《條例草案》原來建議資審會成員全部由主要官員出任，因應議員意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將動議修正案，規定特首須同時委任最少1名和最多3名外界人士進入資審會，港府亦須就資審會的組成向中央政府備案，這些也是從善如流，進一步完善制度的做法。我希望政府日後會研究應否把區議會選舉候選人的愛國愛港審查工作，亦由現時的選舉主任轉交資審會負責。此外，根據現行法例及原來的《條例草案》，如果立法會地方選區或功能界別選舉的候選人在提名期結束後被取消參選資格，有關選舉就要即時終止及重新接受提名。我與多位議員都指出，有關規定讓人有機會透過"博DQ"來干擾選舉進行，造成混亂及浪費公帑，甚至阻延新一屆立法會的產生。政府最後採納意見，提出修訂，訂明即使選舉中途有候選人去世或被"DQ"，選舉將會繼續進行。我支持有關修正案，並希望當局進一步交代，如果因候選人去世或被"DQ"，餘下的合資格候選人數目等同或少於議席數目時，選舉主任是否可以宣告有關候選人自動當選，無須進行投票呢?另外是有關租借處所作為投票站及點票站的問題。雖然香港現已"黑暴"消退，社會恢復穩定，但據聞有些辦學團體及非政府機構，因為不滿意新的選舉制度，揚言不會借出設施作為票站。針對有關問題，原來的《條例草案》授權總選舉主任可指明任何受政府資助的學校或機構，借出旗下處所作為票站。如果對方拒絕借出場地，政府便可向對方徵收1萬元罰款。正如大家所表達的意見，我及多位議員也指出有關罰款太少，欠缺阻嚇力。

接下來9月的選委會選舉，如果有機構無理拒絕借出場地作為票站，令選民未能在最方便的地方，快捷及舒適地投票，當局便要考慮是否需要再次修例，加重罰則，甚至授權政府可以強制徵用票站，確保今年12月的立法會選舉可以順利舉行。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選舉前，很多候選人遇到很多暴力的對待和威嚇，我也不在此細說了。

有些長者辛辛苦苦輪候數小時才成功投票，有些事實上真的沒有辦法，輪候了個多兩小時後，結果亦無法投票。當時我親自致電不同的政府部門和民政事務處，詢問可否在投票站內容許長者、孕婦和殘障人士輪候另一條隊伍，我得到的答案是可以的，投票站主任可以幫助作出特別安排，可以恩恤處理。但是，當我們的同事、義工找投票站主任或投票站的工作人員時，其實每個投票站也有不同的處理方法。有些投票站在某個時段可以這樣做，但有些投票站卻怎樣也不肯安排另一條隊伍，令到當天很多市民無法投票。這是很不公平、很不公道的地方。所以，我十分歡迎政府接納了我們的意見，在第163條加入第52A條，賦權投票站主任可以為有需要的選民設置特別隊伍，即我們說的"關愛隊"，對象包括70歲或以上的人士、孕婦、殘疾人士及有需要的人士。我覺得這是好事，因為在法例裏清楚說明賦權投票站主任可以這樣做的話，即是他不可以不做，亦不可以僅僅酌情處理。酌情代表他可以做，亦可以不做，但如果法例訂明了，即是一定可以做。但是，當我想到實際環境的時候，仍然有點擔心。現時可以這樣做，但我們也知道，有些投票站的位置比較狹窄，屆時即使分了兩條隊伍，也可能要輪候一段時間。

第二，今次加入了這項條文後，雖然投票站主任可以容許有"關愛隊"，但其實仍未解決重複排隊的問題，仍然可能會有人不斷重複排隊，導致我剛才所說的例子發生。曾有市民向我投訴，他不是剛才提及的那數類人，即他未滿70歲，亦不是孕婦或殘疾人士，他只是趕着上班；因為投票站的開放時段所限，他上班後便會趕不及回來投票，失去投票的機會，所以他要在上班前投票。如果因為有人不斷重複排隊，令輪候隊伍甚長，這些人仍然有機會可能被人阻礙而無法投票。我明白今次的修訂已經很複雜、很詳盡，但有些細節可能仍未處理得到。我覺得重複排隊這個問題是應該阻止的，我認為重複排隊的那些人應該負上刑責，以增加阻嚇力。

代理主席，現在說的有369項修正案。代理主席，我們在法案委員會有較多機會可以詳細討論，所以我也認同代理主席在這一節可以稍為寬鬆，對於一些特別不是法案委員會委員的議員，他們看到的問題，我們都很希望聆聽，因為如此重要的修例，我認為很值得讓大家有充分時間表達意見。我在這一節想就着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和票站的修訂發表一些意見。第一，我當然歡迎政府的修訂，把資審會的成員由本身只局限於官守成員，增至可以委任非官守成員，這可以大大增加資審會的公信力。有關資審會方面，其實在2016年、2017年開始，在一些選舉中就所謂候選人能否"入閘"上，已經出現這個問題，把如此重大的責任只交給一個中級的官員，就是選舉主任。

不過，另一方面，能夠有一個資審會，而當中亦有非官守成員，我認為在日後執行上，盡量保持有透明度和增加其公信力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參選權是市民很關心的。就着剛才我未有機會提到的，便是除了國安處的意見不可上訴之外，就着其他在選舉程序中可能出現的問題，那些仍然可以提起訴訟，而我們只是將其局限在因國家安全部分被"DQ"的情況，所以我歡迎政府的修訂。第二，我絕對歡迎這次有關票站的安排，便是如果學校不肯借出場地，便將罰款由1萬元增至5萬元。其實，對於是1萬元或5萬元，我比較不太堅持，我反而認為這些不合作是反映該學校的公德心，欠缺公民責任。等於有些學校的老師也不肯做檢測——這是身為學校的一個社會責任，不管那是私校、國際學校還是官立學校。起初，我認為好像處罰"垃圾蟲"般便可，我們小時候宣傳要清潔香港，丟一顆瓜子殼在地上都是"垃圾蟲"。對於這些學校，我不管有何政治原因，它們便是"垃圾蟲"，同樣沒有公德心。大家在投票日看看那些公公婆婆，日曬雨淋，拿着拐杖，我曾經到我的選區看過幾個票站，他們真的為了投我們一票而走到很遠，所以真的很殘忍，這樣也不願意借出場地——旁邊便有一間學校了。

即使政府那麼寬鬆，並沒有訂為刑事責任，即使是刑事責任都不是嚴重的，只好像"垃圾蟲"、亂過馬路、非法泊車那種，這根本是沒有公德心，大家正正要一起譴責這些學校和機構。它們應該顧及社會大眾，鼓勵更多人容易投票，這是家家有求，不可再因政治而剝奪市民的方便投票權。

其實，主要原因是我們面對着一些企圖破壞香港選舉的"攬炒派"或"黑暴"的人。針對過去選舉中遇到的問題，我剛才提到重複排隊的問題，希望局長、司長未來可以考慮一下，有很多是我親眼見到的，他們排到學校門口便回頭再排隊，那麼如何才能防止他重複排隊呢？否則他便一直阻礙選民投票。代理主席，這節我想談的修正案，涉及政府補助的學校和非政府機構如果不遵從總選舉事務主任的要求借出物業作為投票站或點票站便罰款，政府提出罰款1萬元，但經過我們多位議員的要求，現在修訂至5萬元。代理主席，我想告訴局長和司長，其實我們在地區看見很多這些問題。

如果投票日很冷、很熱或下雨，投票人數一定會減少，如果他們需要走很遠的路，更不會去投票。

這些物業本身屬於政府，如果他們不願意借出，政府便要迫選民走很遠的路去投票，導致少了很多市民可以去投票或樂意去投票，這是很嚴重的問題。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我會支持政府的修正案。

我們看到，如果要討論當中的條文，其實有很多真的值得我們拿出來討論，向廣大市民詳細介紹，究竟改善條文後有何好處，以及今天稍後通過修正案後又有何好處，我認為市民亦是必須知道的。

選委會界別是一個新的界別，有很多人對它也有很多問號，不太認識。

今次《條例草案》共有464項條文，而修正案有多少呢？有369項，主要涉及15個範疇。

我希望日後其他政策局的官員也可以多聆聽議員的建議。

所以，難怪司長經常在電視上說："我們明白香港有很多問題，我亦非常急市民所急，我們一定會盡快改善。

我今早已就《條例草案》提出了一些原則性的看法，而我在本節的發言會特別針對修正案，提出具體及實質操作上的問題和情況。我支持政府提出的多項修正案。其中一項修正案——剛才很多同事也提過了——是關於政府補助學校及非政府機構如果不遵從總選舉事務主任的要求，借出其處所作為投票站或點票站，罰款會由1萬元增加至5萬元，我對此表示支持。

剛才有同事提過，很多學校及非政府機構一直接受政府資助，而參與選舉投票亦是履行公民責任，所以將收取政府資助的場所用作投票站是非常合理的。另一方面，現時醫院、診所及禮拜場所已可獲豁免。我亦請大家放心，這項修正案已經訂明，如果他們認為借出場地有困難，可以向總選舉事務主任作出申述，如被認為屬合理，仍可獲得豁免。

大家都希望投票，但發覺原來對長者這麼不公平，要他們在炎熱天氣下做這件事。我也說過，我對當時有很深刻的印象，不同投票站有不同的安排，部分投票站初時說做，但後來又沒有做，部分則一直都沒有做，其實當中亦有混亂的情況。所以，我希望在完善選舉條例下作出多項修正後，能夠改善整個投票過程，有助日後進行選舉。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所有修正案。

代理主席，我支持局長的所有修正案，尤其是第9組關於理順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資審會的成員上限會由5人增至8人，並且規定行政長官除了委任主席及2至4名官守成員外，亦須委任1至3名非官守成員。這回應了外界有些人說會否官官相衞，特首只會委任自己人，我覺得這也回應了市民的看法。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在面對選舉的情況，即使反對派議員平時說自己多麼仁義道德，他們也可以撥到一旁。對於傷殘人士、長者，其實他們那一刻也可以完全掩蓋雙眼及良心，置諸不理。我覺得這些標準......他們今天不在席，有些未必在坐牢，在外面的也可以回應一下我們，說說他們為何其實不會關顧一些需要關愛的朋友。

所以，對於我或全香港想香港好的朋友來說，今天將會是一個大喜日子，希望《條例草案》今天可以通過。

旅遊界的選民資格以往分為3類，分別是旅行社、航空業及酒店業指定團體的公司會員，這些團體包括香港旅遊業議會、香港航空公司代表協會和兩個酒店協會的會員。這次修訂將選民資格分為兩類，第一類是有權在旅行代理商及航空業指定團體的理事會/執行委員會表決的團體成員才符合資格，即是由以往的普通成員改為理事會/執行委員會成員，令符合資格的人數大減。酒店方面，指定團體將會由以往的兩個改為一個，即是符合資格的人數亦大減。這次修訂後，以往旅遊界內符合資格的旅行社及航空公司數目將由1,800多間減至200多間。酒店業則只剩下一個指定團體，即香港酒店業主聯會，這個聯會只有60多間公司符合資格。大家都覺得這裏有不公道的地方，我也向當局反應過，但當局的解釋是其他界別亦是按同樣的原則，作出這樣的安排，在大局面前，只能按有關做法執行。我們業界對於這個解釋仍有疑慮，我希望將來政府會就這個問題，處理好這方面的事宜。另外，在審議《條例草案》的過程中，有議員提出為何香港潮屬社團總會並未入選成為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的指明實體，我本人是該會的名譽顧問，亦覺得這個說法是對的。我亦曾因此致函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希望這個總會能夠獲分配名額進入選委會。我最近收到局方的覆函，得知我們這次的建議未獲接納，我對這個答覆感到失望。香港有100多萬名潮籍人士，是香港人口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潮州人刻苦耐勞，多年來為香港各行各業、經濟發展作出不少貢獻。潮屬總會是本地一個歷史悠久的同鄉會，已有20多年歷史，會員人數達16萬。潮屬總會多年來弘揚"愛國愛港愛鄉"的精神，積極推動"一國兩制"，在支持特區政府施政、聯繫同鄉情誼、推廣中國傳統文化方面，都作出了很多貢獻。潮屬總會無論在規模、歷史及對社會的影響方面，都較其他同鄉會優勝，所以這次未能入選成為選委會界別分組的指明實體，實屬不公。既然政府已經作出決定，我希望政府能夠正視這個總會對香港的經濟、政治、民生發展所作出的貢獻，如果未來有機會再檢討擴大選委會資格的時候，我希望局方或政府可以具體、詳細地研究這個總會的未來。

那就是現在地區直選將設10個選區，特別是新界有5個選區；局長的同事的地理知識非常好，因此把選區名稱改為"新界北"、"新界東南"、"新界東北"、"新界西南"和"新界西北"。就這樣聽來，其實不知道那些是甚麼選區。如果改了這些名稱，對選民而言會非常混亂，我也不知道我的選區包括甚麼範圍。我記得在法案委員會會議上，張國鈞議員其實亦曾向局長提出，這些名稱可否更"選民友善"一點。好像九龍那樣不是挺好嗎——"九龍東"、"九龍中"、"九龍西"？

所以，如果選區用這些名稱，其實會令選民非常混亂，亦不容易記住自己屬於哪個選區。

因為局方的"紙仔"也寫了，"新界北"下面括着"北區及元朗區西北部"，"新界西北"則括着"屯門區及元朗區東南部"，即是說這些選區名稱是非常不清晰的。所以，如果能夠在這方面再多做一些，其實便能幫助選舉。第二，未必是關乎條文，但我在法案委員會會議上也經常提出，我們這次完善選舉制度，將加入一些新的人士可以擔任選委，他們可以選他人或提名他人；而當中有不少人其實未參與過這種選舉，特別是同鄉社團、基層社團。代理主席，你參選過那麼多屆選舉，你知香港的選舉法例是多麼嚴謹。

所以，在宣傳、教育和誠信管理方面，我很希望政府相關部門在《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條例草案》通過後，對我們的選委加強相關的教育。如此，我們的選舉才可做到公平、公開、公正和廉潔。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政府的所有修正案。

代理主席，我重申，我支持當局的所有擬議修正案。

眾所周知，近年"攬炒派"假借追求民主自由之名，鼓吹暴力，教唆市民參與所謂的抗爭。以2019年的區議會選舉為例，多個建制派的議員辦事和服務處遭暴徒惡意破壞；更有"攬炒派"支持者煽動選民投票後重複排隊，導致投票站外出現人龍，很多年長選民因等候多時仍未能投票，無奈放棄離開。根據選舉管理委員會《2019年區議會一般選舉報告書》，這場選舉共接獲近45,000宗投訴，較上屆急增逾4倍。由此可見，"攬炒派"為求達致一己政治目的，的確無所不用其極，企圖使選舉無法在公平有序的環境下進行。根據當局最初擬議新訂的《立法會條例》第42C條，在某地方選區或功能界別的選舉提名期結束後至選舉日期間，若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已去世，或喪失獲提名為候選人的資格，選舉主任必須宣布選舉程序終止。

我樂見當局從善如流，採納建制派的意見，堵塞漏洞，而相關條文修正後，將來如出現上述情況，選舉程序不會終止。

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亦對《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作出修訂，進一步要求特區採取措施，依法規管操縱、破壞選舉的行為。

過去幾年，"攬炒派"對於他們有機會勝出的選舉，會透過炮製假新聞、抹黑對手和政府以至舉辦違法、違憲的初選活動等，企圖操控選舉，而對於他們無甚勝算的選舉，例如特首選舉、立法會和選舉委員會部分界別的選舉，則會公開呼籲選民投白票、投廢票，意圖擾亂、貶損有關選舉。更加離譜的是，在前年的區議會選舉中，有"攬炒派"於網上教唆、煽動年青人偷走或收起家中長者的身份證，以阻止他們投票給愛國愛港的候選人，亦有"黑暴"青年在票站外不斷重複排隊，目的是阻撓急於上班謀生的選民或難以長時間站立和曝曬的年長人士入內投票。因此，《條例草案》除了將妨礙他人投票訂為罪行，亦授權票站主任為有需要的選民設立特別隊伍，亦即俗稱的"關愛隊"，以方便一些年長和行動不便的選民可在合理時間內投票，避免再遭人以一些下三濫手段阻撓。對於上述建議我表示支持，但卻認為政府的行動實在太慢、太遲和太少。很多國家和地區已實施多年及行之有效的制度，例如郵寄投票、境外投票、電子投票和電子點票等，香港提出了10多年仍處於研究、諮詢、再研究的階段。選民到達票站領取選票、核對身份時，仍須使用整疊打印資料和間尺刪劃，效率奇低，亦導致有不少空間可被人"做手腳"。《條例草案》建議引入的電子選民登記冊，早應實施，而且應用範圍應進一步擴闊，但我也明白及知道遲做總勝於不做。因此，我希望政府往後能加緊推動，將選舉流程電子化、現代化，減少人為出錯，也減低被干擾、操控和濫用的機會。最後是有關因應這次修例而展開的特別選民登記工作，涉及的改動繁多，時間上真的相當匆忙，7月5日截止後，9月中便要投票，即使明天立即開始進行，也只餘下5個星期。很多市民包括一些界別的團體選民、當然選委都對新的選舉制度不太熟悉，很想盡快知道自己需否重新登記、何時登記和如何登記。希望政府準備好相關的解說材料，《條例草案》一旦通過便立即上載網頁、推出廣告，並發送給市民、議員和政黨，加強宣傳，以便大家能目標一致地辦好3場選舉。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條例草案》各項條文和修正案。

比較留意香港政情或社會運動的人士如回頭細想，白票運動的最大背景其實是2012年的特首選舉，但我不會在此花時間闡述當時情況。我在法案委員會表達的憂慮是，以現時的擬議修訂方向而言，我認為呼籲投白票或煽惑他人杯葛選舉或不投票的相關公開活動的涵蓋範圍太廣，很容易出現令人誤墮法網的情況。

無論是觸犯《香港國安法》還是《防止賄賂條例》，兩者均屬犯法，但嚴重程度卻不一。在選舉期間犯例，理論上應較為嚴重，但何以選舉期以外的行為會按《香港國安法》作出檢控，選舉期以內的則按《防止賄賂條例》處理？

我相信這部分發言將會是我今天關於修正案的最後一段發言。

在這裏我們真的不怕說，正如葉太、陳克勤議員、張國鈞議員等，他們的發言都非常精彩，我希望各位市民能夠再聽一次，尤其是葉太昨天提到外國經常抹黑，指我們違反《中英聯合聲明》，那個部分她說得非常精彩。第二部分，便是剛剛我聽到鄭松泰議員所說有關破壞選舉的行為那部分。

要我不追究他們在過去兩年"黑暴"時期對香港的傷害，我做不到如馮友蘭先生所說的"天地境界"般絕對寬恕。

我不想看到將來我們要再做一趟改善選舉條例，被迫在內容中訂明要在票站門外貼出千字文，指明不准做甚麼、不准做甚麼、不准隨地便溺、不准隨地吐痰、一定要讓座給婆婆。

最後，我在這部分想特別提出的，是謝偉銓議員剛才最後發言的部分內容，是我亦曾與陳恒鑌議員討論過的，即倘若有參選者在參選過程中被"DQ"，究竟應否停止選舉？其實原本沒有修訂時，有絕大的漏洞。我相信剛才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在開場發言時也提到，他們就這部分提出了修訂。正如剛才我所說的"自然境界"一樣，他們會找空隙去完全破壞選舉。簡單說，如果我們不作出這項修訂，他們只需要在每個界別或某項直選選舉中的某個選區——可能有十大選區——"送一個人頭"，便可以令該區的選舉無效。

便是在90個議席當中——我相信選舉委員會的部分也可能會出此情況——只要有46個議席無法產生，便會令立法會出現真空狀態。所以，我希望香港市民明白，我們不是說要......老實說，我也不喜歡訂立那麼多法例，因為我也喜歡自由，我不想有諸多限制，但人需要談道德。然而，回望過去兩年，我不認為部分香港人能夠達到這種守法的境界。我最後要多謝特區政府，在過去幾個月聆聽議會的多項意見。

我會這樣理解，呼籲別人投白票純粹是一種政治表態。政治表態可否發展至顛覆政權，當中有一個程度上的差距，我相信大家明白。2012年的時候，特首選委會由1,200人組成，而當時一些特首候選人各有醜聞，有泛民人士遂要求選委投白票，以示對這個政權及小圈子選舉的不滿，那是一種政治表態。今天立法會選舉用一項如此嚴峻的法例規管沒有實質顛覆政權效果的政治表態，我認為是不相稱的。

我本身不太想重複一個歷史片段，其實2012年當年投白票的運動是關乎特首選舉的。大家都知道是不記名的，也知道有1,200人，我不需要公開呼籲，只須發一個信息，你怎知道當中是泛民的選委，還是甚麼人的選委呢？當年存在一個很奇怪的狀況，甚至泛民中人也鼓勵泛民支持者投白票，舉辦了一個公眾投白票的活動。最終大家都知道，不同候選人提名與當選的票數是不同的。大家就會問，投白票真的會影響結果，就是在特首選舉，今天通過的法例卻規管全體香港人的政治表態，而實質上謀求不受直接影響的是特首選舉那部分，那部分引用《香港國安法》便可解決了，何須引用這樣的法例？

當然不是說政治表態可以完全不受規限。關於"港獨"、顛覆國家政權，當然不可，但關於投白票的問題，不是這數年的事，而是2012年的事。現時設計的這部分，若要我宣之於口的話，其實是緣於北京不信任本地選委，恐防他們到了具體特首選舉時會聯手用這種方式"偷雞"，是不是呢？然而，賠上的可能真的是一些無知市民只因share一張圖便被判3年監禁。當然，話說回來，修訂選舉制度之後，我覺得到了特首選舉就未必會再發生這種情況。過去有人會借用這段歷史，甚至2014年有一句改革制度的綱領是"白票守尾門"，是甚麼意思呢？即是拿着白票在特首選舉中干預特首選舉的一些問題。今天用此項法例彌補這個漏洞的話，我認為猶如用一門大炮打一隻蚊子，真是不相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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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動議"本會採納此報告"的議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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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條例草案》經修正已獲全體委員會通過，我發言支持三讀通過《條例草案》。主席，全國人大於今年3月11日作出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當中的第七條訂明，香港特區政府必須依照《決定》和經修改的《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修改本地有關法律，依法組織、規管相關選舉活動。是次修訂實質上表現了中央政府對香港社會各界，包括對特區政府、立法會，以及廣大市民的信任和支持，而中央政府的這種信任和支持，是本港落實"愛國者治港"、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最佳保障。我作為代議士和相關法案委員會的委員，對於參與審議法案，既深感責任重大，亦獲益不淺，更樂於見到《條例草案》順利三讀通過，使本港完成履行全國人大所賦予的憲制責任，以確保未來的各項選舉都能夠公平、公正及有序地進行，開創良政善治的嶄新局面。

主席，我發言前想再次感謝中央政府果斷出手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為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為香港繁榮安定，提供堅實的制度保障。同時我亦感謝政府和法案委員會勞心勞力，迅速高效地完成本地立法工作。主席，我全力支持《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條例草案》，讓"愛國者治港"能夠得到全面落實，確保所有進入政府架構的人，均是愛國愛港的，這不但符合香港的整體利益，更是保障香港繁榮穩定的基礎，任何熱愛香港的市民也應積極支持。主席，"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過去選舉制度上的漏洞令一些激進派、"攬炒派"有機可乘，混入政府架構興風作浪，結果令香港在過去10多年一直陷於政治內耗，蹉跎不少歲月，錯過不少寶貴的發展良機，實在令人欷歔。我希望今次完善選舉制度後，香港能重新啟航，穩步向前，駛向政通人和，社會繁榮安定，市民能安居樂業。

落實"一國兩制"，是國家的大業，國家一定要香港成功。過去10年，香港的繁榮穩定似乎也受到挑戰，所以在這個時候，一定要透過堵塞漏洞，完善我們的選舉制度，令"一國兩制"繼續向前走，而且走得更好。我們今天通過《條例草案》之後，便進入一個新的里程碑。我記得在今年年初，當中央提到即將有機會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並提到時間表是要在1年內完成3場選舉的時候，我內心也認為應該不可能。根據我們僅有的認識，如果要這樣進行條例修訂，會是一項非常困難的工作。然而，有志者事竟成。我有份參與有關法案委員會的工作，看到負責的政府官員十分努力，法案委員會亦十分努力提出我們的意見，大家終於走到這一步。我認為國家下了很大決心，要我們改變，是朝向好的方向、朝向善治的方向改變，所以香港也要爭氣。在通過《條例草案》之後，我希望在"愛國者治港"原則已經落實的情況下，行政、立法和司法能夠互相分工，相互制衡，互相尊重，互相鞭策，從而為市民作出最好的施政。

主席，我代表香港工會聯合會發言支持《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條例草案》三讀。這是立法會和政府合作的成果。我們落實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在完善選舉制度及《香港國安法》實施的新局面下，為香港帶來新發展，進一步優化政治生態，讓民主制度更健康發展，也為"打工仔女"的樂業安居，創造有利的條件。接下來，我們希望日後香港有一個有為的政府，有一個高效的議會。我們工聯會會與社會各界一同努力解決香港各項深層次的問題，令香港市民有更大的獲得感、幸福感及安全感。為人民謀幸福，是我們每位從政者的初心。主席，我謹此陳辭，我亦代表工聯會支持三讀。

主席，我代表自由黨支持通過《條例草案》。在過去兩年，大家也知道香港社會不穩定、政治不穩定。在得到中央出手後，去年有《香港國安法》的落實，社會便穩定了。我希望今天通過有關完善選舉制度的《條例草案》後，政治亦會穩定。我期望特區政府，不論是今屆或下屆，在經過今次改變後，可以像中央政府般為人民服務。在國家領導人的管治下，內地有93%人民是支持中央政府的；我們期望特區政府未來亦可以得到超過90%香港市民的支持。

主席，剛才各位同事也說得很好，我與他們同樣歡迎《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條例草案》通過嚴謹的法律草擬及審議工作後終於走到三讀這一步。現時是一個歷史時刻，我相信《條例草案》通過後，香港將可以開創一個新時代，立法會能回歸正軌。我們一方面肩負審批法律和開支建議的工作，另一方面亦會監察政府，相信將來不單可以協助特區政府解決很多迫切的經濟民生問題，亦可以令社會更加和諧。我代表新民黨支持《條例草案》三讀通過。

我們其實面對很多問題：土地、貧富懸殊、教育、產業，以及尤其是我最關心的稅制改革等問題。舊的選舉制度只會令這些問題越積越多，一環扣一環，無法解決。我很有信心這個新的選舉制度可以與政府互相配合，帶領香港對抗疫情，解決我們所有的深層次問題。

主席，正如我之前的發言一樣，今次中央政府承受着很大壓力，承擔國際上對中國的各種猛烈批評，替香港處理這個問題。

我期望香港的有賢之士，即使以往認為香港的政制太過混亂，不想為特區服務，但經過今次之後，也能夠脫縛而出，為香港真正做事，令我們在政治上和各方面都有所進步。同時，也希望國際社會明白，今次我們絕對有需要這樣做，這是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一個特別的舉措，希望令香港可重新出發，真正回歸。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主席，經過一個多月來的審議工作，完善選舉制度的《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條例草案》，即將進行三讀表決。表決前，我希望感謝所有公務員同事及我們的問責團隊，包括律政司、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政府新聞處等部門的同事，大家不眠不休地進行法例草擬、審議和解說的工作，令我們能夠及時完成這項極為艱巨的工作。我亦要感謝在座每一位議員，無論你們有沒有參加法案委員會，你們都為這次修例工作提供了很多寶貴的意見；我亦要特別感謝議會外的政黨、社團、友好團體等，大家在社會上進行了大量動員和解說工作，讓社會大眾明白這次完善選舉制度的深遠意義，並反駁無理的抹黑和指責，發放正面信息。我更感謝社會大眾支持今次完善選舉制度和落實"愛國者治港"，令"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兩星期前，立法會通過規範公職人員在參選和任職時必須宣誓效忠的法案。今天，完善選舉制度的修例工作亦接近尾聲。法例通過之後，將為"愛國者治港"提供堅實和全面的制度保障，議會可以重回正軌，切實履行和貫徹《基本法》賦予立法機關的憲制職能，與特區政治體制的其他組成部分，共同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以及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條例草案》獲得通過後，特區政府在未來10個月內將要籌備3場十分重要的選舉工作，當中涉及大量人手並且工作繁重而艱巨，這包括特別選民登記安排、選舉工作人員的招募和培訓、選舉指引的制訂、投票日的部署、制訂預案、印刷選票、甄選及準備投票站和後備票站等。特區政府會與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事務處及廉政公署通力合作，一方面確保選舉在公平、公正、誠實及廉潔的情況下進行；另一方面亦嚴格按照經修訂的選舉法例做好各方面的安排，務求令各項選舉能夠安全有序地如期進行，並盡量便利市民進行投票。主席，我謹此陳辭，希望議員支持三讀完善選舉制度的《條例草案》。